早晨，主席，我是就朱凱廸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動議《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不中止待續的議案發言。我認為朱凱廸議員所說的其實可以用7個字概括，就是"唔使急，最緊要快"。我當然明白這項《條例草案》的急切性，朱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提出的議案是想加快審議程序，跳過中止待續加快而不是拖慢。如果建制派議員表決贊成，我相信《條例草案》今天之內可能會三讀通過。

在香港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銀行擠提事件，亦有銀行因此而倒閉、被接管或被其他財團吞併。其實自1935年開始，已發生過這些擠提和倒閉事件。1935年，嘉華銀行、廣東銀行、國民商業儲蓄銀行和東亞銀行均受全球經濟衰退影響，在香港的分行發生擠提。東亞銀行當時要將一箱箱銀元和金條搬到大堂，以穩定投資者的信心。1961年，廖創興銀行出現擠提，3天後獲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及渣打銀行支持後，才能平息事件。1965年，明德銀號、廣東信託銀行、恒生銀行、遠東銀行、永隆銀行、嘉華銀行、道亨銀行和廣安銀行等小型銀行紛紛出現不同程度的擠提，令市民對華資銀行失去信心，出現很大恐慌。廣東信託銀行在該年2月6日甚至出現擠提......
邵家臻議員，我在批准這項辯論時已經說明，議員發言時應針對如何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

請你現在針對如何處理《條例草案》的餘下程序發言。
好，多謝主席提醒。

1965年，我剛才說的明德銀號、廣東信託銀行、恒生銀行、遠東銀行、永隆銀行、嘉華銀行、道亨銀行和廣安銀行也出現擠提。1983年，新鴻基銀行也出現了問題。1985年有海外信託銀行和香港工商銀行被政府接管。

1991年7月，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閉。1997年11月，港基國際銀行擠提。2008年9月24日出現了東亞銀行的擠提事件。

在2008年10月22日，和9年後的今天差不多時間，立法會通過了無約束力的議案，譴責香港特區政府在這事件上監察不力，其間泛民主派促請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條例》成立委員會調查事件......

主席，我提出這些事件，特別是立法會在2008年10月22日作出的反應，是要說明如果銀行業監管條例不能有效監管銀行業及其金融產品，不單銀行有機會面對擠提和倒閉，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時亦會令社會不穩，因此立法會需要更多時間和資源，跟進有關金融機構的問題。多年來，香港不同的財政司司長均表示，香港正面對全球金融風險，不能鬆懈。所以我認為應審慎處理這項《條例草案》，不能倉促。

如果議案獲得通過，在今天一天之內三讀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我會很擔心，究竟我們何時可以詳細討論或消化這藍紙條例草案？我們如何諮詢公眾人士？

我作為一名社工，對銀行業的運作認識有限，如果要進行這項討論，我想我要進行業界內的討論會，又或諮詢銀行業一些專家的看法。因此，我覺得如果今天一天之內三讀通過《條例草案》，我很擔心《條例草案》可能被很不成熟地處理。雖然我剛才描述歷史上不同的年份，由1935年開始，說到2008年，在不同年份出現了整整10多次銀行擠提事件，這說明《條例草案》審議事宜必須很快和很急切地進行。所以，我明白朱凱廸議員為何會提出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動議的議案。不過，雖然我明白其用意，但對於要在一天之內處理三讀通過，我是有保留的。藍紙條例草案中有很多不同的內容和條文，其中又有很多不同的專有名詞，這各方面都提醒我們需要審慎處理。

我希望各位議員能考慮到"唔使急，最緊要快"，但同時間也不能倉促，要謹慎處理這項議案。多謝主席。

舉例來說，在政治上，我無法理解為何在"十九大"前夕及期間，7名政治局常委已經選出，但香港的同業拆息及港元匯價市場竟然出現走資厲害的情況。在政治上，不論是本地人或大陸人民對於新領導班底的信任，沒理由會使香港的同業拆息及港元匯價市場出現一個如此明顯的走資傾向或現況。其次，在大環境下，有一件事，之前也曾有很多新聞報道過，就是早前海航集團在啟德購入土地。

我正在鋪排有關程序的背景，因為任何程序也不能抽離其背景。

我認為我把討論由區域經濟引申至全球經濟，是很合理的。

《條例草案》及朱議員的議案，就是在金融或......

我認為朱議員的議案其中一個較為明顯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效率地在程序上作出處理。另一方面，銀行和金融業市場的另一個考慮點，就是穩定。

我認為這是相當重要的。

返回我的主題，我想告訴各位市民，我的立場是中立的，希望大家清楚明白。

所以，我認為倒不如把這項法例交給專人或專才去議論吧。所以，昨天朱議員提出議案後，我傾向反對他的議案，因為這些事情應該交由專家處理。公民黨其他議員昨天亦提到很多法例上的考慮和顧慮，我聽完後也是認同的。

就此，我突然心生疑慮，就是這項議案提出後，其實建制派議員也是可以一致同意的。

其實大家是可以贊成他的議案的，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嗎？當他提出這項議案的時候，大家覺得他可能是要阻撓議員，不想討論"一地兩檢"，但其實只要我們贊成他的議案，便可以討論"一地兩檢"。

我為何會支持或反對，是因為有各種可能性，泛民的同事也可以支持或反對，建制派的同事亦不一定要反對，也可以支持的。

我提出的真是規程問題。

我也可以站起來挑戰你，說他正在這樣說話。所以，我希望你有統一的標準及裁決方法，多謝代理主席。

在辯論過程中，議員難免針鋒相對。大家清楚知道，按照《議事規則》，議員有權提出規程問題。過往亦有不同議員經常利用提出規程問題，站立發表意見，或指責其他議員提出非規程問題。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提出非規程問題。尹兆堅議員，你已經是第二次提出問題，請指出你要提出的規程問題。

但是，我亦想指出，《條例草案》無法為銀行業界或我們現時面對的危機或風險帶來多少幫助。說到底，香港抵禦外圍經濟波動或國際大環境變化的方法，說來說去，就是靠我們有多少外匯儲備，這是政府的說法。如果本港的銀行業能提供健全或有系統的保障，2008年的雷曼事件最終便不會以這樣的方式處理。

因為嚴格來說，香港已出現"一國一制"的現況。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朱凱廸議員動議的議案，不將《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

現時，香港金融管理局可依賴《銀行業條例》賦予的資料收集權力，以規定認可機構擬訂恢復計劃。

以往的例子只說明一點，便是事情重大而緊急，才會動用這機制處理。

如果向金管局賦予這種廣泛權力的過程不經內務委員會及隨後經議員同意而成立的法案委員會進一步審議，便會開創危險的先例，即我們只是簡單而隨意地把重大的權力賦予一間機構，但卻無法掌握當中的執行細節。據資料摘要所述，當局已就《條例草案》進行不少諮詢，我相信業界人士皆同意有關方向，即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管，以及為銀行業制定相關法例，以應對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新標準。大家一定會同意這些方向。在執行細節方面，資料摘要指出政府已於7月就《條例草案》的細節再次諮詢銀行界。不過，這些細節是否與大家在審議過程中看到的細節相同呢？

代理主席，其實我剛才已盡量將它分類，簡明地由《條例草案》的重要性、技術，以至討論過程3方面是否足夠來說。

究竟條例如何平衡專員的權力？該權力會否大至真的影響了或真的可以好像原意般保障銀行體系更穩定？就此，我相信大家會擔心，而且未經仔細討論——我又要回到主題，代理主席，以免你說我離題——所以我對朱凱廸議員這項建議有強烈的保留。近年，不少國際標準均令銀行業經營困難，甚至造成矯枉過正的現象，例如打擊洗錢的條例，令市民和中小型企業開戶困難，我們議員便身受其害，部分銀行甚至拒絕做某些行業的生意。究竟今次條例有沒有類似的效果，以致出現矯枉過正的情況？究竟業界的意見是否已充分被聆聽，受影響持份者的權利是否受到顧及？因此，如果朱凱廸議員這項議案今天獲得通過，我擔心會比較倉卒和草率。今次的修訂涉及認可機構的風險承擔的限度，代理主席，而且修改了部分風險和資本要求的計算方法，我剛才也提過，我不再重複。相關的修訂都會以附屬法例的方式進行，我希望各位同事不要支持朱凱廸議員這項議案，讓我們有更充分的時間交付內務委員會及相關委員會進一步討論。

所以，根據歷史遺留給我們的議會制度，由政府提出的法案均應經過立法會詳細審議。當然，議會制度亦容許我們慣性地把政府提出的法案先交付法案委員會研究。

雖然我是一名"新丁"，但我當然亦知道這些規則。

《條例草案》訂明賦予金融管理專員很多權力，包括文件上提及的規定認可機構實施恢復計劃等權力。

我嘗試具體指出。

如果連那12個元素背後的精神和原則也未清楚、理解或認同，我認為《條例草案》很難立即恢復二讀辯論，亦欠缺穩固的基礎去成立法案委員會。所以，我正正用這個例子來點出，我們今天應否支持朱凱廸議員的議案。

我連一個例子也未提出......我即將說的例子是這12個主要元素中的其中一項，便是關於我們如何定義一個有效的處置機制。我連一個例子也尚未開始說便被你打斷，只不過我準備了英文演辭，我並不打算重複。

我正在說如何定義一個處置機制，如何才是有效的處置機制。

代理主席，希望你繼續耐心聆聽，不要每次也限制議員的發言，好嗎？

第一，因為朱凱廸議員雖然很辛苦、勉強地用盡其15分鐘發言時間，但我完全聽不到一個合理的理由，論據也顯得非常單薄無力。第二，我亦留意到，在這兩天發言的泛民議員全都不支持朱凱廸議員的議案。《條例草案》對銀行業影響深遠，大家當然不敢貿然輕率處理。不過，主席，更重要的是，大家也明白，假使如此毫無道理、輕率地繞過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的程序，將來政府按泛民議員的邏輯，"有樣學樣，走捷徑"時，議員便不能批評和阻止。雖然在議事廳內聽到的聲音幾乎一面倒反對朱凱廸議員的議案，但為何發言的議員均看似認真地——主席，是看似——就這議案辯論，由昨天下午一直辯論至今，論點不斷重複，儘管主席和代理主席昨天和今天也三番四次地提醒每位發言的議員，但他們仍很認真地用盡15分鐘發言時間的每分每秒。

主席，中國人有句成語是"欲蓋彌彰"，越想掩蓋事情的真相，結果反而更明顯地暴露出來。

在論述之前，有3點我首先要回應張國鈞議員：第一，他說這項議案必定會被否決，我想這點朱凱廸議員提出議案時已知悉，因為以往建制派在功能團體議席佔大多數，現在建制派在分區直選及功能團體議席也佔大多數，在分組點票下，無論民主派議員提出任何議案，只要建制派不離開座位就可以否決了。他們不想討論，不發言，只作表決也可以否決議案，這是不需要討論的。第二，我想指出張國鈞議員錯誤的地方，就是他說沒有人的發言支持朱凱廸議員，我相信張國鈞議員沒有我聽得那麼足，其實毛孟靜議員支持朱凱廸議員的議案。

第三，我特別要指出張國鈞議員說我們敢做不敢認，說朱凱廸議員欲蓋彌彰。其實，啟動這次辯論的前因後果和不同層次的意義，民主派昨天已發出公開聲明，當然，這聲明不應引入這一場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動議的議案辯論，所以我們沒有在這項辯論中提出，否則主席會說我們離題，所以希望建制派議員研究民主派昨天發出的聲明，他們可以到外面的傳媒採訪區批評我們，但我不能在此反駁他們，因為會屬發言離題。主席，朱凱廸議員提出的議案其實難以處理。

不過，重要之中都有更重要的，我稍後會提出請局長反思一下。事情有重要性，亦有時間性，時間性是怎樣？今天做不到沒有問題，但2月做不到，3月做不到，5月做不到，有沒有問題？

現在我們相反，附屬法例後於政府提出的無立法效力議案討論，這也是一個問題。

不過，某些議員說《條例草案》沒有急切性或沒有時間性，這樣也不對。大家問劉局長，他不會同意這項《條例草案》沒有時間性和急切性。我甚至認為它比"一地兩檢"更急切。我們看看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5段，政府說"為提升透明度及確定性，我們認為有必要在《銀行業條例》訂立更明確的恢復規劃規定，這樣除可確保符合金融穩定理事會的準則，更重要的是可確保我們銀行體系抵禦嚴峻壓力的能力"。

因此，背後一定會有時間性。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討論金融穩定理事會。我想指出，如果政府不能盡快為銀行業訂定相關要求，將會嚴重打擊國際對香港銀行業的信心。第二個"確保"是確保銀行體制有抵禦嚴峻壓力的能力。

先不談歷史，我只談未來。"十年一劫，逢七必跌"，今年出現了這8個字。2017年有"7"字，每10年出現金融浩劫。如果忽然發生這個情況，如果我們沒有做好準備，真的不知道將會怎樣呢？所以，我先要闡釋，我認為如果現時無法知道何時能夠完成此條例的餘下程序，會出現的不確定因素。第一，未來數月可能會有更多法案付諸二讀，即使法案委員會很快完成審議，也不知何時才可以真正恢復二讀及三讀。

如果政府要求先審議這些法案，主席當然會接受，因為政府可以調動議程的先後次序。

2月做不到，有沒有問題？5月做不到，有沒有問題？今年暑假前做不到，有沒有問題？這是你都要回答業界或社會的問題。

如果政府要求更快通過一些重大急切性的議案，或因為......

所以，當中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此外，我看到現時有19項法案正在處理中，早已進入了法案委員會階段，一旦成熟就隨時可以恢復二讀，亦有可能比《條例草案》更早完成法案委員會的工作。所以，局長要回答公眾，他預計這10多項法案何時可以恢復二讀呢？

因此，朱凱廸議員動議的議案可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提出來讓大家決定這樣做，屆時3月、5月無法通過，就由大家一起承擔。朱凱廸議員，我希望你回答我以下的一些問題。即使你覺得《條例草案》有急迫性，即使你覺得政府未能夠說出恢復二讀的確實日子，但萬一開此先例，會導致很多問題出現，這令我對朱凱廸議員的議案有所保留，甚至我會採取進一步行動。第一，我覺得應該確保持份者有仔細審議法例的權力。第二，剝奪了公眾發表意見的機會；第三，要保障持份者提出修訂的權力；第四，要保障政府提出修訂的權力；第五，是十分重要的，要避免有人依樣畫葫蘆，引用《議事規則》第544條處理一些十分富爭議性的議案，所以，我認為毛孟靜議員的論點是十分錯誤的，例如她經常擔心《國歌法》等，如果此例一開，《國歌法》會否急迫至一天內完成三讀呢？同樣，"一地兩檢"本地立法，如果此例一開，會否又是一天內完成三讀呢？雖然我認為建制派不會無賴至這種程度，差不多撕破臉地一天內完成《國歌法》和"一地兩檢"的三讀，但是在捍衞《議事規則》、議事程序、程序公義上，的確是要考慮的。我認為應該要保障持份者有仔細審議法例的權力，如果朱凱廸議員的議案獲得通過，便不能夠成立法案委員會討論《條例草案》。雖然我認為《條例草案》涉及的持份者或最受影響者應該是銀行業，而加入法案委員會的議員，我想將寥寥可數，但即使只有3名委員，也可以召開法案委員會，所以，我認為必須確保能夠成立法案委員會，以及邀請官員共同仔細審議法案的機會，是不應該輕易抹煞此機會的。法案委員會與二讀或全體委員會不同，在法案委員會上，委員可以與官員自由、仔細地逐項條例進行交流，如果主席寬鬆處理，可不設時限。與官員交流的過程中，可能會找到一些不足之處，亦可令公眾更了解法案內容。

若就該議案進行的辯論可以中止待續，其效果是立法會無從決定如何處理法案的餘下程序。我認為這情況有違有關程序的用意。

黃碧雲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我現在正式提出規程問題，根據《議事規則》第39及41條提出規程問題。主席，我在昨天和今天仔細聆聽了各位議員的發言，我特別留意到主席和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主持會議的作風。我在昨天及今天早上也留意到，當主席剛才不在席時，代理主席李慧琼議員不斷插言，她說對剛才——特別是今天早上，剛發言的許智峯議員......主席，我未說完我想提出的規程問題。因為，《議事規則》第41條是有關議員在議會內的發言內容。根據《議事規則》第411條，"議員只限對討論中的題目發表意見，而不得提出與該題目無關的事宜"。

主席的裁決不容辯論。當代理主席代我主持會議時，她的身份便是主席，其裁決同樣不容辯論。如果你不想發言，請你坐下。

如果你不想發言，便請坐下。
主席，如果你不干擾我發言，我會繼續發言。

主席，因為我實在坐得太近謝偉俊議員。

主席，我希望你提醒謝偉俊議員，這確實是規程問題。

尹兆堅議員，這並非規程問題。

根據《議事規則》第411條，議員不得提出與議題無關的事宜。如果議員偏離議題，主席會指示議員停止發言。

黃碧雲議員，請繼續發言。
主席，多謝你的澄清。不過，我希望你今天根據《議事規則》這樣理解發言內容的做法，日後不會變成常規，因為事實上在議會的辯論中，如果與議題有關，主席不應該阻止議員發言，否則這個議會大可以"收檔"，因為我們每年均提出"平反六四"的議案，這議題討論了20多年，是否便不容許再討論呢？

朱凱廸議員提出《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不中止待續，即是要《條例草案》迅速地在今天進行二讀和三讀。對此，我是不太贊成的，因為我認為做人應該嚴謹一些，以及作為議員，我認為我們在立法上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該對《條例草案》進行盡職審查。當每項法案提交至立法會時——雖然行政機關和政府已經操控哪項法案可提交立法會，議員提出私人法案的權力在《基本法》的限制下亦已被大幅削弱——但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法案是否已經完美無瑕，可以將立法會當作橡皮圖章，完全不用考慮便通過法案呢？所以，將《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然後讓議員決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再由議員與政府商議和審視《條例草案》，我認為是比較合理和負責任的做法。

我也看過這些文件，包括《條例草案》和秘書處準備的一些資料。

但是，我認為快速完成審議有時是重要的因素，但並非唯一因素。立法會制定法例，有時要考慮的不僅是快，並且要準，不可以為了快速完成審議而犧牲條例的質素。主席，我想說回為甚麼我認為《條例草案》應認真地由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

由於國際間對銀行業監管的標準不斷更新，考慮到將來有可能再次發生金融危機，故必須作出防範和應對。雖然我個人並非金融財經專家，但如果金融風暴到來，所有香港市民均會受到牽連，所以我認為必須認真地處理《條例草案》。早前設立的金融機構處置機制，其目的是令金融機構在面對不能持續經營的情況下，能夠作出有效的處理方法，令機構有秩序、有效地倒閉，又或以不同方式拯救銀行，例如進行合併或令其有序地倒閉。今次的《條例草案》其實是有關金融處置機制的預防性措施，實際上是令恢復計劃可予實施，以避免一些可能可以繼續持續經營的金融機構倒閉，即是說，在金融機構倒閉前嘗試作出挽救，恢復或拯救機構，並訂明應如何作出有關安排。

主席，我再一次引述《議事規則》第39條有關插言的規定，即議員不得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請謝偉俊議員留意。

主席，我認為他是插言。

主席，我希望你澄清，插言是否屬於規程問題？
黃碧雲議員，我已經作出裁決。謝偉俊議員不是插言，請你繼續發言。
主席，我希望其他議員可以有多點耐性，坐在席上聆聽其他議員的發言。

主席，多謝你這個溫馨提示，希望謝偉俊議員聽到。

我希望你不要干擾我的發言。

主席，不好意思，我要打斷黃碧雲議員的發言。

主席，我只是用一個比較好的例子，凸顯有關議員的發言不斷累贅而重複地離題，絕對沒有冒犯性。

主席，請你再作出裁決，並尊重發言議員的感受。

主席，我再次澄清，我只是用一個大家都明白的例子，凸顯在座議員已聽夠了像"爛唱片"般不斷重複的發言。

主席，我希望議員尊重其他議員的發言，不要用侮辱性的言詞來侮辱別人。
主席，請解釋為何剛才謝偉俊議員與你對話時，計時器沒有暫停。

主席，我記得......

主席，我發言反對朱凱廸議員提出不中止待續的議案......
你的發言時間已經完結，請坐下。

主席，當謝偉俊議員插言時，你裁定他是提出規程問題，但你卻沒有指示秘書處暫停計時器，這是侵犯及剝奪了我的發言時間。

如果你有不滿，可以在其他場合討論。

我記得以往當議員提出規程問題時，計時器會自動暫停。

我只想知道是否有新規矩呢？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36條"發言時間及方式"，當中第5款訂明："除本議事規則第37條......發言不得超過15分鐘......

這並不是規程問題。

我也不斷被插言......我重申，我發言反對朱凱廸議員動議的不中止待續議案。不過，老實說，如果我年輕數年，在我年少氣盛時，我一定會支持他的議案。既然他鬥氣，那麼我也鬥氣支持他吧！

很多市民不明白立法會正在發生甚麼事，不理解為何有議員提出這項不中止待續的議案。根據正常的議事程序，一項法案經過首讀及二讀後，辯論便應該中止待續，讓法案可以交付內務委員會，由內務委員會決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不過，《議事規則》載有一項特別的條文，便是如果有議員有異議，便無須這樣做。

他們的發言會記錄在會議紀錄中，成為日後行事的根據。所以，我們必須反對不中止待續的議案。

因此，我必須用數分數時間解釋清楚我們這決定，以及為甚麼我們的決定對社會有重要的影響。

主席，不好意思，我又要提出規程問題了。

她的發言涉及"拉布"，這似乎關乎第411條，以及主席一直對議員發言的要求，即內容必須圍繞這項不中止待續的議案。

我希望你的"尺度"可以公道一點。

主席，我發言是要再次指出，我反對朱凱廸議員提出不中止待續的議案。大家看到剛才發生的事情了，原來有些人很忌諱某兩個字，所以，我們要小心一點提防他們。我要在發言中再次指出，我反對朱凱廸議員提出的不中止待續的議案，因為這無助我們審議法例。我們要作出一個理性、向社會有所交代的決定。

今天最少有10份以上的報章指出，他們提出第544條是為了阻止"一地兩檢"的議案，所以，不是我猜測他們的動機，而是他們這個動作造成一個客觀效果。其中黎姓金主旗下的報章報道："反對派指'一地兩檢'有違《基本法》，他們的行動是為了反抗政府。"，我再重複一次，是為了反抗政府，如今他們用盡每一處空間來拖延，並不是我猜測他們的動機。今次這種方式，由涂謹申議員辦事處獻計，這是引述報章報道，而不是我的猜測。《三字經》說"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為何"智"會放在"仁義"之後呢？因為如果運用智慧、技術和學識為惡，便會為社會帶來非常大的損害，所以做人當以仁義為先。我也想借此機會告誡政府，《議事規則》是供君子使用的，既然現時有部分立法會議員已經不是君子，政府應該學乖，我們這些正直的議員也要學乖，要懂得用權。所以，我希望政府將來醒目一點。
是否有官員想發言？

主席，我想確定一個問題......
這並非規程問題，如果你有不明白之處，可在會議後向秘書處查詢。

我想提出的一點是，今天是立法會有史以來在引用《議事規則》第544條的同時亦就引用該條文應符合的條件進行的第一次辯論。

我認同麥美娟議員的說法指當我們今次的辯論列入會議紀錄後，其實就這一點而言，正正能發展《議事規則》的內容。我不知道主席有否留意我過去1年在立法會內的行事呢？其實我十分希望不同同事均可開發《議事規則》賦予我們在本會以至不同委員會既有而尚未使用的權力，例如財務委員會有21項關乎就政府撥款設定條件的權力是從未使用的。

我引用政府文件提出的這兩項標準均適用於《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但我不會再重複我的觀點。

此外，有同事提出其他標準，其主要角度是甚麼呢？如果我們不將《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及不考慮成立法案委員會，直接進入二讀辯論，究竟我們會損失甚麼環節？我認為陳志全議員的發言作了很好的總結。

主席，感謝你的提醒，但因為我要回應同事們的建議，希望你可以對我稍為忍耐。我剛才提到我們未有討論仔細具體的標準，例如在甚麼情況下未必需要公眾諮詢或公眾參與的公聽會，又或未必需要持份者進行修訂的權力。

實際上，據我理解，這並非很複雜的事情，當中其實有一個核心之處，而局長在他昨天的發言也提到這一點。

就建立這個框架而言，其實大家可以思考我剛才提出的問題，即究竟應否賦權金融管理專員處理這些附屬法例，按照"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令處理過程更具彈性及更有效率。如果大家能夠作出決定，便未必一定要交付內務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處理。

香港的立法會逐漸變得"人大化"，以至"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化"，即有如習近平前天的做法般，詢問是否有人反對或棄權也沒有人敢舉手，人人也贊成。主席，在這種大背景下，身為市民的代表，我認為我有責任力挽狂瀾，不僅為民主派，亦為整個立法會開發更多議會的自主權力。

在我就這項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該議案如獲得通過，《2017年銀行業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便不會中止待續；如議案被否決，《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便會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政府議案。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辯論。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以期讓特區政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經歷了8個多小時的會議，我會精簡發言，聚焦在6個要點。a把握機遇連繫世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全長26公里，開通後會將香港連接至不斷擴大的國家高鐵網絡，大大縮短由香港以鐵路往來內地各主要城市的時間，便捷通達全國各地。目前，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已完成超過九成半，即將於明年第三季通車。廣深港高鐵除了方便民間往來、加強經濟聯繫、促進商貿和專業交流外，更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交通樞紐的地位，強化香港的整體競爭力。高速鐵路在全球迅速發展，其中以內地近年的高鐵發展最為矚目。現時國家高鐵網絡規模已突破22,000公里。國務院於2016年批准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提出建設"八縱八橫"的高鐵主通道，目標是把內地的高鐵網絡總長度增加至2020年的30,000公里，覆蓋八成以上的大城市；到年，國家高鐵網絡規模更長達38,000公里。隨着內地高鐵發展一日千里，我們有必要把握機遇，迎接新的發展形勢，將香港聯通國家高鐵網絡，更便捷通達內地各大城市，以保持香港的發展優勢，以免被邊緣化。b "一地兩檢"快捷方便就跨境高鐵而言，高效省時的通關程序對全面體現廣深港高鐵方便、快捷的優點至為重要。"一地兩檢"就是在同一地方依序辦理兩個不同管轄區的通關程序。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日後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乘客可以一次過在西九龍站內完成香港和內地通關程序。離港乘客安坐列車，就能到達國家高鐵網絡所有城市，無需再在內地辦理通關程序。抵港乘客亦可按行程需要自由選擇在國家高鐵網絡任何一個車站登車，抵達西九龍站才辦理內地出境和香港入境程序，不受該站是否設有通關口岸所限制。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能夠讓乘客便捷往來全國各地，也容許香港日後可開通直達更多內地城市的高鐵服務，配合未來的鐵路服務需求，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優點，並非其他通關程序所能比擬的。c保安必須依法行事特區政府明白香港社會關注廣深港高鐵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亦清楚了解有關安排涉及複雜的憲制、法律及運作考慮，包括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和不違反《基本法》，運作上切實可行，以及必須有效處理保安風險，排除保安漏洞，以保障國家及香港的安全。我們與內地相關部門在磋商過程中，一直密切留意立法會及社會的意見和關注事項。d開誠布公繼續聆聽事實上，特區政府一直爭取及早向公眾交代"一地兩檢"的建議方案。在今年7月，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就落實"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框架內容取得共識後，隨即在2017年7月25日向行政會議匯報。在取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意推展"三步走"建議後，特區政府在同日下午作出公布，務求盡快向公眾交代方案，展開社會討論。雖然"一地兩檢"方案公布時正值立法會休會期間，政務司司長於同日主動致函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表達特區政府對立法會的尊重，提出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和我本人樂意出席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向議員闡述有關方案。其後經立法會秘書處安排，立法會先後於8月3日和8月8日舉行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以及交通事務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而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和我亦出席上述會議，兩度在立法會全面回應議員的提問。此外，袁司長、李局長和我亦在過去3個月內出席多項公開活動，包括電台和電視台訪問，講述"一地兩檢"的安排和聆聽市民的意見。為了加強市民對廣深港高鐵的認識及對"一地兩檢"通關安排的了解，特區政府自7月起透過多種渠道向市民介紹高鐵項目及政府就"一地兩檢"的建議方案。我們除了在各區派發宣傳小冊子和單張並張貼海報外，亦在電台、電視台和政府場地播放宣傳聲帶和短片，以及透過面書發布資訊，有關資料亦已上載到政府新聞網和運輸及房屋局的網頁，供公眾參考。另一方面，港鐵公司作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項目管理人，亦有製作電視宣傳片和在各區進行巡迴展覽，並適時安排各種推廣活動，包括邀請立法會議員於2017年8月2日參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設施，以及於2017年10月7日至8日在石崗列車停放處舉行開放日，讓公眾參觀高鐵列車，加深社會各界人士對廣深港高鐵項目的了解。e民意所歸必然之選透過數個月來的溝通工作，特區政府留意到香港社會各界就"一地兩檢"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不同的政黨、商會、媒體和民間組織先後就"一地兩檢"進行民調工作。絕大多數調查結果反映較多市民支持於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通關安排。當然，我們亦留意到社會上對"一地兩檢"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部分人士曾舉辦論壇，提出"兩地兩檢"、內地進行"一地兩檢"、"車上檢"等構思，而是次議案辯論中也有議員預告會於修正案提出類似構思，包括在福田站實施"一地兩檢"等。事實上，特區政府和中央有關部門過去數年曾就廣深港高鐵的通關程序探討過多個不同的方案，包括上述提及的構思。有關構思不被採納的原因已歸納於特區政府於2017年7月25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之內，總括而言，這些建議不切實際、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效益，亦不能發揮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便捷通達全國各地的優勢。特區政府和內地相關部門經仔細考慮和分析後，認為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對香港長遠發展，以至對乘客帶來快捷、省時和方便的出行選擇都是最佳方案。無論如何，特區政府會小心考慮社會人士提出的關注，包括各位議員在稍後的議案辯論中發表的意見，並於日後推展"一地兩檢"工作時作適當的跟進，以釋除公眾不必要的疑慮。f時間緊迫務實向前在上星期的立法會會議，有議員問及特區政府為何要提出這項沒有約束力的議案，亦有議員質疑在時間上是否如此迫切，必須要在10月25日展開議案辯論。我在此強調，我們提出是項議案，目的是讓議員除了在8月份兩度討論有關議題外，再讓全體議員就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進行討論，以便作出總結。從時間上來說，特區政府亦希望得到立法會的支持，以便盡早正式展開"三步走"的程序，推展相關的後續工作，爭取早日與內地達成《合作安排》，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7年12月的會議上通過決定予以批准及確認，然後展開本地立法工作，整個工作時間表相當緊湊。

廣深港高鐵可為香港市民節省出行時間、擴大事業發展及生活空間，為我們及下一代帶來廣闊的機遇，亦同時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商務、文化、學術，以至社會服務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開拓新領域，攜手應對新挑戰。特區政府相信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是務實和必要的方案，期望可以得到議會及社會的支持，讓香港連繫更遠，成就更多可能。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有8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毛孟靜議員、陳淑莊議員、譚文豪議員、郭榮鏗議員、楊岳橋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胡志偉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政府扭盡六壬，無論如何一定要愚弄公眾。政府已經操控一切，香港已經進入威權時代。今早，林鄭月娥便彷如山寨王發惡般走出來說道："立法會這樣做，我不排除將'三步走'"——甚麼"三步走"——"的過程一次過做完。香港不單已進入威權時代，更已進入極權時代。

玩弄立法會，玩弄《基本法》，其實等於破壞"一國兩制"。他們違反了《基本法》。

原來有人向你點頭，不是你向我點頭。

他們發言時全都欠着身，涎着臉，雖然不用陪着笑，但卻總是振振有詞或念念有詞地讀出講稿，同意"三步走"方案。

他說道："任何具體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一定需要得到社會上同意。

他就是上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此舉便可以真正體現前局長張炳良當年所說的話。他們喜歡引述中共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中有句話："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諦。

香港可獲賦予其他權力，本來是正面的事，但如果變成自閹、自殘、自廢武功便完全不適合......

如果讓他得逞，香港將會非常危險，政府往後便可以動輒引用《基本法》第二十條，由北京政府授權香港政府如此這般，因為這是"其他權力"的一部分，總之他說可以便可以。香港人真的要醒來。大家試想想，如果這樣也可以，香港的法治便真的蕩然無存，總之北京的一套下達香港，不管律政司司長是誰，他也可以公開表示："是的，我們有權這樣做，就是這樣了"。

不過，代價是否太大呢？此外，連方便快捷也是謊言。我們這邊會有多位同事向政府娓娓數算所謂的"方便快捷"是如何不知所謂。"割地兩檢"肯定是一個黑洞，無論如何漂白，仍然是漆黑一片的黑洞。假貨無論如何仿真，仍然是假貨。

"他回應不會無緣無故再出現同類情況。

他們竟然指是中文出錯，是中文翻譯有誤，意思應是"洗手間"而非"宿舍"。原來，他們是以英文為原文的。

讓我再次討論黨的"十九大報告"，當中有一句是讚揚年青人的，便是"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

年青一代是有擔當的，而香港有太多問題尚未解決。代理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
由於毛孟靜議員提出了中止待續議案，本會現在先處理這項議案。

我有的是時間，我當然會說，用不着你擔心......是這個了，又是2016年，剛才提到張炳良的那番說話是在去年1月說的，這一句也是在2016年1月說的，我非常懷疑是袁國強說的......

除了剛才說的問題，包括2008年香港政府成立專責小組監察"一地兩檢"這回事。

這是要回答的，張炳良承諾市民一定有充足的機會充分表達意見。另一點是，內地的官方文件寫得很清楚，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在2014年年底之後已經"拍板"在香港的高鐵站實施"一地兩檢"。為何到了去年年中，官員仍集體嘮嘮叨叨說未有具體方案、未能披露？這是第三個問題。

"三步走"、與內地訂立協議，就這樣做吧。

由於有這一班"嘍囉"，立法幾乎是一定通過的。

這是令人十分驚嚇的，當年訂立《基本法》的時候，曾經有人——不只是有人，是很多人——也擔心這樣的寫法很曖昧，不知想怎樣，究竟這樣做是好還是壞呢？

相比北京，香港最大的困難是一個"信"字。

我想提醒準備發言的議員，本會現在是辯論是否支持由毛孟靜議員提出"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

首先，我對毛孟靜議員的議案表示支持。

首先，我也想評論今早林鄭月娥批評我們民主派無所不用其極，利用《議事規則》作為工具，以圖拖延政府今天提出的議案。

第二，其實我們也是想爭取多些時間，令民意可以回轉，亦希望政府可以回心轉意。所以，我今天的發言主要是提出各項理由，解釋為何政府應該回心轉意。不過，我也要談談林太今早的說話，她說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其實，我特意上網找尋——因為據她所說，她認為我們上網尋找資料便已足夠，無需與官員溝通——但對於這個成語，我也想上網查究一下其意思。就"無所不用其極"這成語，我找到一個名為"中華典故"的內地網站，得知這是出自《禮記.大學》："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即是說一些君子——多謝林太——在上古時代，所指的可能是貴族，但現代通常是指品德高尚的人用盡一切方法，無處不追求完善。所以，我不知道林太是用錯了成語，還是說出心底話。我覺得她可能知道我們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我比較樂觀，希望政府仍然可以回心轉意，回頭是岸。可是，我們看到的反而是政府在過去數星期一直用盡一切方法——我不會形容政府"無所不用其極"——而是不擇手段地想通過這項議案，硬推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的"一地兩檢"方案。此外，很明顯，政府是希望製造一個假的民意授權，以便推展"三步走"。

回歸以來，每次的選舉都是民主派得到超過半數選民的支持，但由於選舉制度的不公義，令我們現時連分組點票的否決權也失去，而政府卻在這段時間配合建制派議員，不擇手段地要將議會所有權力刪除，亦希望透過這項議案硬推得不到民意授權的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政府提出無約束力議案，其實只需要出席議員過半數支持便可通過。在建制派護航下，議案必定可以通過，而在這項議案通過後，林鄭月娥便可以大聲宣布代表民意的立法會支持有關安排。但是，我們必須看清楚，這只是突顯政府在建制派的配合下，已令議會淪為一個"夠票便過"的機器。所以，這亦是我們認為應該中止這項議案辯論的原因。就這些無約束力議案來說，政府在回歸後只提出過3次。第一次在1999年，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聯同當時的入境事務處處長葉劉淑儀，就吳嘉玲案的終極裁判首次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基本法》，這當然令當時的司法界非常不滿，所以梁愛詩提出一項無約束力議案。當時亦有民主派議員李柱銘提出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當然，由於那是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分組點票後最終遭到否決。第二次是在2000年，政府亦引用《公安條例》所訂有關協助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的罪行，拘捕多位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成員及爭取居港權的人士，引起當時對《公安條例》的爭議。當時的立法會議員準備以私人法案向特區政府提交修正案，但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主動向立法會提出保留《公安條例》的議案辯論。這項辯論亦被指與當時的民情背道而馳，但亦在投票中獲得通過。第三次是在2002年，前特首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時任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提出要求立法會支持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政府議案，當時李柱銘議員亦曾提出修正案，但同樣遭到否決。

所以，這亦是我們覺得辯論應該中止待續的原因。說回政府今天無視民間的反對提出的這項無約束力議案，其用意真的很簡單，便是利用他們因現時議會內出現不正常的情況而取得的絕對優勢，從而得到立法會的"民意授權"，繼續推展"三步走"。我今早在會議廳內聽到數位局長的發言，特別是陳帆局長，昨天遇到他時，我對他表示擔心他的靈魂已經遊走，只懂想着以後的"三步走"。所以，我也希望透過現在的辯論，將他拉回來再作考慮，聽一聽為甚麼如果我們中止這個議案，政府一樣可以找出方案，令我們既有高鐵，甚至也有"一地兩檢"，不過不設在西九龍站，但更好、更有效率，而無須破壞"一國兩制"。代理主席，局長說將香港連接至國家的鐵路網絡，通達內地的各大城市，亦說西九龍站"一地兩檢"的方案快捷省時，方便市民出行。但是，政府在2015年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文件指出，根據政府的預測，有八成旅客會使用高鐵來往深圳福田或廣州等短途服務。接通深圳和廣州的高鐵，他今早形容為接通全世界，我希望政府眼中的世界不是那麼小。政府當然會說內地的高鐵網絡的通達性不斷加強，預計使用長途服務的旅客會越來越多。但是，根據政府2015年的估算，到2031年仍有八成旅客使用高鐵作為短途服務。他們表示無須擔心長遠需求的問題，但我覺得其實是擔心也擔心不來。所以，無論在福田、深圳北及廣州南設立"一地兩檢"的方案，甚至是公共專業聯盟提出的"兩地兩檢"的方案，其實對絕大多數的旅客而言，行程亦不會有任何分別。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但政府從來沒有正面回應，反而轉移視線。局長又說抵港的旅客可以自由選擇高鐵網絡任何一個車站登車，抵達西九龍站才辦理內地出境和香港入境的程序。說得很方便，但事實上，從深圳到廣州開出的長途班次，較香港開出的班次多很多倍......

不過，我會盡量簡述。

今早陳帆局長在發言中提到"開誠布公，繼續聆聽"。

今早陳帆局長亦表示，這個方案是"民意所歸，必然之選"。很多民意調查也顯示，支持政府方案的人數比例呈下降的趨勢，難怪政府這麼趕急，要玩弄議會的程序，要快刀斬亂麻。為盲目地達到目的，這可能是唯一做法，但真的不是香港之福，亦不應該是有公權力的政府說是必然就是必然。今早陳局長也提到，留意到有不同的聲音，市民和其他團體提出的不同方案。但是，他批評這些方案沒有新意，既不切實際又不合乎效益，亦不能發揮高鐵通達全國各地的優勢。實情是，我們正想向幾位局長和政府說，政府的方案才是沒有新意、不切實際、不合乎經濟和社會效益，亦損害"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今天的中止待續議案，正正是讓關心此事的市民有更多時間向政府爭取。政府不要提出了無約束力的議案，製造假民意的授權，令我們以後也沒有爭取的機會。

首先，整項政府議案也是由謊話組成，政府過去以"假、大、空"的手段推銷西九"一地兩檢"方案，假是虛假，大是誇大，空是空洞及"兇"猛。所以，不論任何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我也會支持，因為這項"一地兩檢"方案一旦獲得立法會表決通過，便會給予政府多一項工具，可以向別人宣稱社會也支持它的做法，因為立法會是社會的縮影。若這項方案繼續推前，會對香港市民的信心和香港的前途帶來破壞性甚至是摧毀性的影響。代理主席，我希望各位議員知道，若今天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獲得通過，會有甚麼好處，就是我們可以立即處理議程上的餘下項目，包括上星期由於流會而無法處理的根據《能源效益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以及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這兩項均是具法律約束力的議案，我認為應該先處理具法律約束力的議案。當然，由於受到《議事規則》所限，政府的議案是最大的，不管它是否具法律約束力，政府提出的所有議案，其地位均高於政府提出的決議案及附屬法例。大家近日那麼喜歡說要修改《議事規則》，這其實是應該檢討的問題。代理主席，現時放在我們眼前的這項政府議案，是一項無法律約束力的議案，在現階段處理和通過，其實並無任何實質意義，反倒會造成一些傷害，其中一項傷害是讓政府有更多藉口，迴避回答現時社會人士及不少議員提出的問題，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問題。政府亦不會再願意提供議員要求的數據，包括經濟數據和交通效益數據。政府更會以這項議案已獲得通過為藉口，拒絕再進行公眾諮詢，最後極可能以這項議案獲得通過為由，指議案完全沒有問題。這做法其實是欺上瞞下，"瞞下"所指的是向那些一直沒有跟進"一地兩檢"的香港市民隱瞞事實，市民會說在電視上看到立法會以30多票贊成，通過了這項政府議案，即立法會也相當支持"一地兩檢"，那麼便應該沒有問題吧，這便是"瞞下"。而"欺上"，就是政府想借助立法會製造假民意，因為它不敢進行真民調，而其現時引述的資料也欠缺壓倒性的民意基礎。

所以，我希望藉着這項中止待續議案辯論，請政府懸崖勒馬，回去好好想一想。其實，林鄭月娥今天已說得很清楚，即使政府議案沒有法律效力，即使它未能通過，政府一樣會向前行。我現在請它收回議案，其實也只是廢話，因為它同樣會一意孤行，閉着眼向前走，我們是無法阻延他們推展西九"一地兩檢"的，這是相當現實的事情。所以，我們說，雖然陳帆局長的軀體在立法會，但其靈魂其實已經去了北京，正在思考"三步走"的立法細節。

其實，如果議會能花時間舉行一項質詢環節，讓議員就此事提出疑問，再由官員確實解答，會較我們現時進行議案辯論更有建設性。陳帆局長在今天中午大約12時提出了六大原因，當中全部也是四字真言，但我相信如果反對西九"一地兩檢"的市民聽到他的四字真言，會感到相當憤怒。他說甚麼"把握機遇連繫世界"，是的，坐高鐵可以環遊世界，較飛機更快；至於"快捷方便"，這一點早已被我們拆穿了，所謂40多分鐘到達廣州，其實只能到達番禺長隆野生動物園；"保安必須依法行事"，但"依法行事"就是我們最懷疑的一點，當中究竟有否違反"一國兩制"，有否違反《基本法》呢？

所以，如果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獲得通過，便可以有這些好處。

其實，很多建制派議員也聽信局長這些四字或八字真言，閉着眼支持西九"一地兩檢"的方案。一直以來，很多議員質疑這做法違反《基本法》，這樣會否令《基本法》第二十條凌駕其他條文？《基本法》第二十條有否授權政府放棄自己的權利？有否授權政府自閹自割？政府並無向市民或議會詳細解釋。我相信如果今天通過西九"一地兩檢"的議案，政府更不會積極回應議員的質詢。因此，我必須支持中止待續的議案。

他們之前要求政府的事情，政府更不會回應。

甚至在我們就這些疑問尋求解釋期間，政府會否發現有另一些方案可以考慮？所以我覺得通過中止待續議案，有百利而無一害。另一個原因是，不少議員曾經要求政府提供最新的營運數據，我相信政府有責任提交這些數據，這樣才會令這項討論變得更有意義。不少議員指出，政府所提供有關高鐵效益、乘客量和班次的數據，最新的數字已經是兩年前，即2015年的了，但這些數據是千變萬化的，亦是對香港應否在西九實施"一地兩檢"具決定性的因素。舉例而言，如果根據最新數據，大部分由西九出發的乘客原來只是前往深圳，這樣便不一定要在香港進行"一地兩檢"，在深圳進行"一地兩檢"可能會更方便。此外，政府亦沒有交代最新預計由西九開出的長途班次數目，以及預計2018年由深圳開出的長途班次數目，這些都是具決定性的。如果2018年由深圳開出的長途班次數目遠高於從香港開出的數目，長途客的數目越少，在香港進行"一地兩檢"的必要性便越低。因此，如果議案能夠中止待續，我希望政府可以提交最新、最準確、最多的數據，幫助社會和議會決定是否支持政府的西九"一地兩檢"方案。我支持議案中止待續的另一原因，是政府至今仍沒有詳細交代內地政府會為租用口岸支付多少錢，甚至連會否支付也沒有定案。代理主席，你可能會覺得這跟"一地兩檢"無關，但其實有莫大關係。如果政府要實施"一地兩檢"方案，便要先把西九部分土地租給內地政府，而內地政府需否支付租金或會繳付多少租金，是決定香港段會否有盈利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每月收取內地達數千萬元甚至近億元租金，那麼從經濟效益角度來看，可能除笨有精，但當然，從法律角度來看的朋友是不會同意的。我希望陳帆局長盡快向香港市民公開這些帳目，政府必須公開擬與內地政府達成的出租條件，除了金錢，還有否其他條件？這些都應該向公眾交代。最後，是關於公眾諮詢的問題，我們爭拗已久。如果中止待續議案獲得通過，我希望政府會很認真地就"一地兩檢"安排進行正式的公眾諮詢。自2010年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至今已7年，政府一直沒有真正就"一地兩檢"進行公眾諮詢。政府現在說沒有時間，我上次很激動地拍檯說，我問了政府7年，它7月才告訴我沒有時間。陳淑莊議員叫政府聆聽學生的意見，它卻說會增加撕裂，不肯進行公眾諮詢或以同樣的模式與公眾接觸。如果今天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獲得通過，我希望政府會有更多時間繼續考慮進行公眾諮詢。此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通過這項中止待續議案，迫使政府更清楚地交代"三步走"中第二步的詳情究竟為何。

因此，其實我們應該先要求政府交代"三步走"的詳情。政府亦從未交代人大常委會如何透過一個決定，就可以達到"批准內地相關單位依據《合作安排》到香港特區實施一地兩檢，同時依據《基本法》第二十條授權香港特區落實一地兩檢涉及的相關事宜"的效果。如果建制派知道答案，請於稍後告訴我，否則，請他們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

在2009年，政府首次就高鐵項目向立法會提交撥款申請，當時香港大部分市民均感懷疑。在立法會辯論中，議員也多次問及政府會否在高鐵完工後實行"一地兩檢"。

她已退休，如今成為高高在上的中國銀行董事。其後來到立法會的是前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他對我們表示未有決定，亦沒有說過一定要實行"一地兩檢"，但立法會要先批出撥款，因為已超支199億元。

由始至終，政府也不斷說謊，不斷欺騙香港人，其實"一地兩檢"是必須實行的。有人會問"一地兩檢"有甚麼問題呢？有建制派議員或官員提到美國、加拿大或歐洲之星的做法。我想藉此機會表明這完全是顧左右而言他，別人在說橙，他們卻在說蘋果。美國和加拿大的做法是很清楚的，雖然美國關員或執法人員會在加拿大的機場執勤，但他們不能執行與檢疫、海關和入境工作無關的執法工作。反觀我們的西九龍口岸，將來會容許內地公安、國安及所有執法人員全面執法。在加拿大的機場內，大家不會看見美國入境人員佩槍或攜有武器。如果不幸在關口內發生違法行為，他們無權執法，而要交由加拿大警方執法......

今天，"林鄭"說了些晦氣話，表示如果她無法令政府控制立法會的議程，得到她想要的"一地兩檢"議案，她便會硬來，一口氣完成"三步走"。特首本應是維護《基本法》和香港清晰立法基礎的人，如今卻毫無廉耻地說出這番話，說他們甚麼也不管，如果無法強行通過，他們便會使出更卑劣的手段，一口氣完成"三步走"。如果立法會真能代表民意，政府當然可理直氣壯地說立法會得到市民授權。但政府有甚麼資格說立法會得到市民授權？

立法會毫無寸進，更被政府毫無廉耻地借立法會粉飾自己沒穿衣服的真相，希望有人借一件衣服給它。時至今日，我認為政府不但在"一地兩檢"的議題上數次欺騙香港人，搶奪了近900億元的公帑，更令《基本法》賦予香港的"一國兩制"蕩然無存。

代理主席，因此我們一定要中止這項假議案，即政府企圖利用假民意來包裝這個絕對不能進行的"一地兩檢"方案。

袁國強司長一定要為這件事負上最大的責任，這方案就如《木馬屠城記》中木馬的缺口，缺口一旦打開了，中央政府將來便可繼續利用《基本法》第二十條來破壞《基本法》原有的機制，或許會在西九龍、南九龍、東九龍，或更多的地方停止執行香港的法例，容許全國性的法例陸續在香港執行。

然而，我們希望香港的法律在香港的每個角落實行，不論是西九龍總站或任何一處地方，均不容有阻。我們已經蒙受太多的損失，近千億元的公帑其實亦已預期將要付出，但"一國兩制"卻不容有失。所以，面對政府硬以強權破壞立法會常規，用盡方法，不擇手段要通過這項假議案，我們別無選擇，只得尋求立刻中止有關議案。

主席，我本身早已準備好討論"一地兩檢"的議題，但要留待稍後否決他們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後，我們才能正式辯論。他們提出"割地兩檢"的說法才是真正摧毀法治。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在歷史和法律上均不容抹黑，不是由他們抹黑數遍，就可以改變歷史事實。

主席，為了讓高鐵和"一地兩檢"能夠盡快落實，保護香港人的廣大利益，我謹此陳辭，反對這項中止待續議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按《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將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主席，我為何支持這項中止待續的議案？其實，最大問題是整項"一地兩檢"的建議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二條。我剛才吃飯前跟一些建制派議員對話，發覺他們當中有一些原來不很清楚"一地兩檢"安排如何違反《基本法》，他們還以為西九龍站將來還會實行香港法律，不知原來一旦到了地底的"內地口岸區"，就不能執行香港法律，而是執行內地法律。

主席，我認為沒有需要澄清，而且希望我發言時，其他議員不要隨便插言。

主席，多謝你英明神武，請繼續執行《議事規則》第39條，不要讓其他議員任意違反《議事規則》插言。主席，我剛才說過，《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文件，是整個法律制度中的最高規範，所以"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不可視作等閒地處理，我相信律政司司長也不會鼓勵我們不尊重《基本法》。

其實，政府近日的確花了很多公帑在電視上賣廣告，說高鐵"快靚正"，方便大家營商和旅遊，諸如此類。我相信有些市民真的有此想法。然而，民意是否真的絕大多數認為，即使"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但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就應閉上眼當《基本法》不存在？民主黨都想了解市民是否覺得，"一地兩檢"安排違反我剛才提到的《基本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和第二十二條。在我們最近一次的民意調查，回答"非常同意"，認為"一地兩檢"方案違反《基本法》的受訪者有22.8%；有19.1%同意政府"一地兩檢"方案違反《基本法》；不同意這說法的有19.9%；而非常不同意的有19.6%......
我只希望議員發言合理，盡量不說到辯論的內容。他們既然要中止辯論，沒理由連民意調查的內容都一一交代。

主席，我已遵照你的吩咐，我現正說明我為何支持中止待續。論點一是違反《基本法》，我並沒有進入違反《基本法》那3條條文的辯論。

我現正向大家解釋，民意有很大分歧。

如果這件事引起嚴重的分歧和爭議，我認為提出中止待續絕對合理，好讓我們化解憲法層次上的問題。

所以我其實沒有離題，可能只是梁美芬議員的理解能力有問題。我再說第三個論點，為何支持中止待續。

所以，既然連大律師公會也覺得政府給議員的資料太單薄，沒甚麼可以討論，我們又如何繼續辯論？議員的時間也很寶貴，如果我們今天不中止辯論，就得辯論一些虛無縹緲、抽象的事情，連大律師公會都覺得難以討論。所以，我們自然要求中止待續。中止待續的意思不等於永遠不回立法會討論，何時回來討論？就是待陳帆局長、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就"一地兩檢"的詳細安排給我們一份文件，讓我們知道他們將如何與國內的單位商討。

你可以說這是空穴來風，自己嚇自己，但我們真的有無數疑問。

因為細節沒有披露。如此一來，我們的辯論就難以針對一個精準的焦點；大家滿腹疑慮之下辯論，即使每人發言15分鐘，也可能只是子彈橫飛，沒有意思。所以，我認為現時要求中止待續，非常合理。我再說第四個論點。為何現時要中止待續？

第一步是由港方與內地商議具體細節安排；第二步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相關合作方案；然後第三步才返回立法機關立法。這個做法會產生甚麼問題？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第三步令香港立法機關淪為橡皮圖章。因此，就"三步走"的安排，議員其實大有意見，因為我們必須捍衞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的立法權。如果現在不中止討論，讓我們先弄清楚香港立法機關是否從此會淪為橡皮圖章；而人大是否僭越了香港立法機關的立法權，作了決定，米已成炊，才交回立法會討論呢；屆時即使我們提出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一地兩檢"安排也離不開人大常委會"第二步"所作的決定。

所以，我們今天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是有四大理由的。我希望大家認真考慮，尤其有些議員還未仔細看清楚文件，以為"一地兩檢"沒有違反《基本法》，沒有違反"一國兩制"。

作為九龍西的民選立法會議員，我當然明白剛才梁美芬議員所說，大家都希望高鐵工程盡快完成，避免交通嚴重擠塞。所以，雖然高鐵計劃落實的快慢為市民所關注，但"三步走"方案存在更大、更高層次的違憲問題及"一國兩制"問題，既容許國內的公安、國家安全部人員進入西九龍的地底執法，我們又自動放棄了司法管轄權。雖然律政司司長可能會說，他們只能在劃定範圍內，而非全香港這樣做。但事實上，"一地兩檢"的確改變了"香港的領土範圍"，亦削弱了香港特區應有的司法管轄權。鑒於這些如此關鍵、如此重大的問題尚未解決，"一地兩檢"又沒有具體詳細的方案，"三步走"又僭越——打垮香港立法機關的立法權力，我認為我們支持毛孟靜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是合憲、合情、合理及合法的決定。
主席，我贊同毛孟靜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政府在立法會提出議案，本來是想取得民意支持，但沒有公開諮詢，又如何顯示真正有民意支持呢？政府有錢、有人，而且有權，硬要推行"一地兩檢"本來應該"一帆風順"，卻選錯了"帆"，我指的是陳帆。當別人問他為何取消福田站"一地兩檢"時，他卻說即使選擇了終生伴侶，也不等於要放棄其他選擇，因而被報章取笑為愛情哲學家。

主席，我認為這種"偷步走"行為反映了事實——即使本會今天討論議案或完成辯論，政府會聆聽多少聲音和意見呢？

如果在2014年已經作出決定，為何立法會一直被蒙在鼓裏呢？

政府最低限度應在2014年告訴大家福田不會設立"一地兩檢"，或福田不會發展成為一個口岸。

讓公眾重新討論和選擇方案其實有好處。在梁振英年代，政府只會公布1個選擇，例如新界東北發展和"洗腦"國民教育，香港人當時被迫選擇贊成或反對，社會出現了分黨、分派和分陣營的局面，完全造成撕裂。"林鄭"現正重複梁振英的強闖做法，還以為自己很懂得包裝，結果還不是只能達到梁振英的水平。"三步走"的sound bite今天變成了"偷步走"，政府還以為這樣做奏效和能夠維持強勢，但香港人看在眼裏，認為政府根本不尊重立法會。

主席，很多法律問題現在尚未解決。

主席，我覺得《議事規則》制訂這項規則最初並沒有其他盤算，而只是純粹考慮是否有此需要，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有需要引用《議事規則》，而我今天正正看到有此需要。我們並非想不斷討論"一地兩檢"的好處和壞處，這不是重點。

如果在這方面已有充分討論，我們便可以在議事廳裏更聚焦地討論大家關心的議題，無論是剛才所說的英法還是美加做法，這方面沒有問題，但立法會能否代表所有普羅百姓呢？

基於這些理由，我絕對支持中止待續的議案，亦希望政府聆聽我們的聲音，把方案收回，並且好好與市民正面溝通，做到真正的connected。

我就毛孟靜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現即將"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發言。"挑選了終生伴侶，不等於放棄其他選擇"，這果真是陳帆的一種愛情哲學。

看看今天陳帆局長的發言稿，我們也會發現很大的問題，而這亦支持為何我們覺得不如把有關議案中止待續，不要在此進行辯論。大家細心留意一下，會看到陳帆局長在發言稿內提到，內地......

陳帆局長的發言稿提到，"內地高鐵發展一日千里，我們有必要把握機遇......將香港聯通國家高鐵網絡......通達內地各大城市"。但是，事實的查核卻是，高鐵香港段的主要目的並非連接國家高鐵網絡，因為政府預計旅客中有六成二只是來往深圳，當中連同廣州旅客則達八成。

其次，陳帆局長的發言稿又提到"抵港乘客亦可......自由選擇在國家高鐵網絡任何一個車站登車，抵達西九龍站才辦理內地出境和香港入境程序"。但是，事實的查核是，由於深圳和廣州的長途班次，是香港開出班次的很多倍，大量長途旅客本應在深圳或廣州轉車，才可以抵達香港，而西九"一地兩檢"免除中途上落車的說法，即可以免除中間一些麻煩的轉車手續，這其實也是一個相當虛無，而且暫時沒有數據證實的說法。

再看回陳帆局長指"清楚了解有關安排涉及複雜的憲制、法律及運作考慮，包括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和不違反《基本法》"......

我剛才提到，在陳帆局長的發言稿中提到"清楚了解有關安排涉及複雜的憲制、法律及運作考慮，包括必須符合'一國兩制'和不違反《基本法》"。政府在2007年曾經承諾，《基本法》第二十條不會削減特區範圍的權利，這是相當重要的。大家也記得，當時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亦曾在相關場合提出有關問題，但現行建議卻要利用《基本法》第二十條，把西九不視為香港司法管轄區的一部分，以及繞過《基本法》第十八條，禁止在香港執行內地法律的規定。

如果這樣就說解決了問題，其實只是視而不見，認為沒有問題。該位置根本就是西九龍地底，如果在該處致電999後，竟然會被接線到公安求助，這還不是把管轄權作出了重大改變嗎？這與《基本法》第二十條是否相違背呢？同時，陳帆局長在其發言稿中，更提到"我樂意出席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向議員闡述有關方案"。可笑之處是，他在發言中提到自己相當樂意回答各界的問題，但我們看到政府至今其實也未曾答覆過民間就着高鐵班次、客量預測、經濟效益及營運安排等一系列書面質詢。

何謂正式辯論呢？

話說回頭，我們看到陳帆局長在發言稿中，亦提到"調查結果反映較多市民支持於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通關安排"。主席，其實我們看到有關的大學調查，當中並無問及市民對政府方案的認識程度，亦沒有問及市民會否考慮其他可行方案。

簡單而言，"一地兩檢"是否一定要在西九龍站進行？

在其發言稿的最後一段，陳帆局長說："特區政府相信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是務實和必要的方案，期望可以得到議會及社會的支持"。事實上，我們看到政府正在玩弄議會程序，令立法會無法在投票前按慣例先召開公聽會，以及進行質詢和辯論環節。

最低限度政府要讓我們知道整件事的相關數字、背景，以及接着下來的影響，因為市民未必清楚，但政府卻想在此蒙混過關。

我至今仍記得，最受影響的是菜園村。

所以，在有這麼多資料與事實完全不符的時候，如果政府硬要在立法會進行一項無約束力的議案辯論，接着裝作已諮詢了立法會，然後展現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象，聲稱香港熱烈歡迎"一地兩檢"安排，其實是自己欺騙自己。

《基本法》是我們一直堅守了這麼久的律例，相信大家也要捍衞《基本法》，但現在《基本法》被西九龍站的"一地兩檢"安排一次過破壞得體無完膚，尤其是在過程中，我們看到政府解釋的方法，簡直令民間完全摸不着頭腦。

最可笑的是，陳帆局長作為"著名和偉大的愛情哲學家"，竟然說甚麼揀選了終身伴侶，不等於要放棄其他選擇，有時......

主席，我發言反對毛孟靜議員提出中止待續的議案。剛才毛孟靜議員提出議案時表示，有很多問題未解決，高鐵問題和"一地兩檢"的問題需要先弄清楚才能在立法會審議，所以她提出中止待續的議案。我十分留心聆聽她的發言，但越聽越失望，因為她說的所謂重大問題，並不是甚麼驚天動地的問題。說穿了，只有一個問題，便是毛孟靜議員對中央、對國家的不信任。剛才郭家麒議員說"一地兩檢"不可行，但他所說的根本不是"一地兩檢"，而是功能界別和中國威脅論。一大堆陳腔濫調說自己如何支持這項議案。主席，黃碧雲議員更可笑，她說了一堆話，說自己支持"一地兩檢"中止待續的議案，但當主席裁決她剛才引述的話不需要是事實時，黃碧雲議員便讚主席英明神武。我真不知道黃碧雲議員在會議廳內說的話究竟孰真孰假。

鄺俊宇議員繼續用他的現代愛情散文觀討論"一地兩檢"，其實也是不需要理性和邏輯的，所以我認為有一種愛情政治哲學叫"鄺俊宇"。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他們在會議廳內差不多已無話可說了，還好意思說特區政府不給他們機會充分表達意見。所以，毛孟靜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其實真是沒有甚麼道理，我絕對反對。主席，我今天前來會議廳途中，曾跟朋友說希望下午兩時多可以開始"一地兩檢"的辯論，而在六七時左右，反對派議員可能會提出現時這項中止待續議案。

他跟我說，一定要在議會裏支持"一地兩檢"；一定不要讓泛民主派議員提出中止待續。所以，我一定要起立發言，把他這番話告知主席和全香港市民。主席，其實他們支持中止待續或反對高鐵來來去去只有兩個觀點。第一，最好不要興建高鐵，即使興建了，也要拆掉；第二，如果一定要有高鐵，則不如實施"兩地兩檢"。

其實很多反對派議員本身不會返回內地，即使讓他們回去，他們也不會回去。不過，我想告訴他們，很多香港人需要返回內地，不論是探親、經商或旅遊，所以請他們不要阻礙"一地兩檢"，不要繼續討論中止待續。他們應該給香港人多一個選擇，一個返回內地的選擇。他們不乘搭高鐵，不代表香港人不乘搭，香港很多人需要"一地兩檢"、很多人需要高鐵。主席，我不想說太多了，莫乃光議員叫我們回心轉意，我也想呼籲他們回心轉意，不要提出這麼多中止待續的議案。

舉例而言，剛才陳克勤議員表示，反對派反對"一地兩檢"是因為他們心中只有"兩地兩檢"。

所以我希望在觀看電視直播的市民，不要被陳克勤議員誤導，因為他們喜歡抹黑別人。

結果顯示，反對政府西九"一地兩檢"方案比支持政府方案的還要多。

我想告訴陳克勤議員、建制派議員，這些反對政府西九"一地兩檢"方案的市民，他們都會往返內地，不論是經商、文化、旅遊、探親，所以你們不要只針對泛民同事或民主派同事或某些人是否會往內地。很多經常往內地的人仍然關心《基本法》的實施、仍然關心《基本法》的完整性、仍然關心不應有內地公安人員在香港執法，內地的法律不應在香港範圍內行使。大家要記住，這是廣大市民在民意調查的回答。

我們沒有這樣問，但我們仍然相信調查結果反映暫時而言，民意有所分歧，民意是嚴重分歧的。我們也相信，不少往內地的市民仍會反對政府推出的西九"一地兩檢"方案，因為他們着重《基本法》的完整實施。主席，我們要求中止"一地兩檢"議案辯論的原因很簡單。

但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卻說政府的方案已在社會經過長時間討論。即使陳帆局長也知道只是在數月前才公布的，因為他剛才的演辭第三頁說，"一地兩檢"方案公布時，正值立法會休會期間。

老實說，習主席在最新的報告中也說一定要尊重當地人的感受，與民共議。

很簡單，因為她很着急，她害怕民意越醞釀，市民越清楚有另類的方案，包括最近由專家組成的公共專業聯盟亦推出另一項方案。

事實上，在中港融合的情況下，很多人都有需要到內地工作或探親。如果方案真的不影響"一國兩制"的實施，真正做到完美或接近完美，而又令市民方便，這樣民意應有很大的反差，應該是壓倒性支持。

主席，我今天聽到特首林鄭月娥說："你不要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如果拖慢進度，繼續爭論，我不會等你了。

在政府眼中，在陳帆局長眼中，甚麼公共專業聯盟是多餘的。

根據《議事規則》第361條，議員發言時須起立，並須將其意見向立法會主席陳述，請你向立法會主席發言。請你向立法會主席發言。如果你不是向立法會主席發言，你不可以發言。

你須向立法會主席發言，所以你應稱呼我為主席。

《議事規則》第361條訂明，議員發言時須向主席發言。
那麼我想問，我在上一個立法年度多次稱呼你為梁議員，為何你"老人家"這次如此不高興，一定要迫我稱呼你為主席呢？

你對《議事規則》很熟悉，所以請你根據《議事規則》第361條的規定發言。

請你坐下，因為你沒有遵守《議事規則》第361條。

"一地兩檢"方案其實在社會引起極大爭議，我相信這已是有目共睹，不要再以那些甚麼民調欺騙大家。

為何政府不肯出席任何論壇，與我們對質？

因為有關這個方案的經濟效益和"一地兩檢"安排，過往無論是由司長還是數位局長作出的法律或事實陳述，均已被很多學者、專家質疑並非是事實。如果出現了這些事實爭議，所涉及的效益和具體細節安排並不真實，那麼今天在議會內繼續討論政府提出的方案，還有沒有意義？

政府曾經指出"一地兩檢"安排早有先例。

因為這些國家之間的邊境事務安排，並不包括讓對方在己方境內擁有完全的司法管轄權，我所說的是全面的司法管轄權，包括刑事司法管轄權。根據秘書處發表，有關就海外不同地方的"一地兩檢"安排進行若干研究的資料文件，在各地實施的"一地兩檢"安排均訂有某些協議和權力限制，與政府計劃在西九龍站劃出司法管轄區的做法截然不同。以英法之間實施的並置管制安排為例，英方人員可以派駐法國管制區，並享有搜查、逮捕和拘留違反邊境管制法例人士的權力，而派駐英國管制區的法國人員也享有相若權力。不過，這些權力依然是有限制的，並不像政府現時建議在香港西九龍站實施的安排般全無限制。例如，拘留旅客的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

如果議員依照《議事規則》發言，我無須提點議員，但當議員離題時，我身為主席便有責任提醒議員須針對議題發言。

很多法律界人士均質疑"一地兩檢"安排違反《基本法》多項條文，包括第十七條，香港特區享有立法權；第十八條，全國性法律不應在香港實施；第十九條，香港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以及對特區所有案件的審判權；第二十二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在香港特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區的法律等。關於這些條文，並不見得政府和律政司曾十分清晰地逐一向我們解釋，它們如何不受法律挑戰。梁愛詩曾經表示，在"一地兩檢"方案之下，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將會在法律上被視為香港境外地方，所以並不存在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問題。

梁議員，剛才提到有一種說法，指根據現時的"一地兩檢"方案，設於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會在法律上被視為香港境外地方，所以並不存在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問題。但是實質上，有很多法律界人士曾經指出，《基本法》內並無條文指明可收窄《基本法》在香港的實施範圍。

我也曾作出研究，並非盲目反對，據政府表示，港方並非完全將司法管轄權交出，所以在內地口岸範圍，有6種牽涉車廂運作、車站服務營辦及乘客之間民事糾紛的事項，香港法例仍然適用。然而，香港市民最擔心的並非這些問題，而是內地執法人員，包括內地公安和國安人員會根據內地所理解的準則，在西九龍站執行刑事司法管轄權。香港市民對此有實質的擔心，憂慮香港人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入境自由會因為政府現時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而受損。這些都是很具體及實質的問題，政府必須回應。政府亦補充，車站的內地口岸區會設有器械室及羈留設施，讓執法人員有足夠裝備應對暴力及襲擊罪行，並有權將違法者押回內地進行調查及審訊。如有香港人在站內被內地執法人員拘捕，會按既定機制作出通報，當局並強調在對香港人的保障方面，會盡可能做得更好。

我們擔心的是為何明明在香港土地上，明明是香港的範圍，卻突然因這個安排而變成內地公安可在此執法。我相信這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均屬不能接受。我們所擔心的已不是能否登入某個網站或使用Facebook的問題，不是這個層次的事，而是關注《基本法》明文賦予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表達自由，本來可受到保障而不受干預，但卻因政府突然宣布的此一安排而有可能改變，這實在是一個極壞的先例。很多評論也指出，先例一開，在車站以外的其他地區也可實施相同做法，藉以收緊香港人本來受到保障的自由。這全都是政府需要回應的問題。

主席，對於毛孟靜議員就"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提出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我是支持的。

首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政府完全沒有經過諮詢，專斷獨行地企圖強行以行政方式推出方案。

此外，最重要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質疑通關的安排，即是現時所謂"一地兩檢"的問題。

便是工程不斷延期、不斷超支，前後共花了7年時間，但這7年間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大家一直追問政府，通關方案的研究情況，但政府是怎樣的呢？

同時，又提出所謂"三步走"的建議，不容更改、不容質疑，要完全跟着政府走，試問這是否專制獨行的做法呢？我們的新特首"林鄭"一直聲稱要溝通，跟市民溝通、跟議會溝通，但一直以來，政府有否就"一地兩檢"方案，跟市民溝通呢？

試問她在這段時間內，做過些甚麼跟社會溝通和討論呢？早前大專學界13個學生會邀請我們"尊貴"的陳帆局長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出席"一地兩檢"的學生論壇，但他們一口拒絕。陳帆局長表示，因為學界提議的"車上檢"、福田口岸"一地兩檢"、"兩地兩檢"也不是甚麼新建議，如果官員參與論壇，可能引起更大撕裂，所以相見不如不見。

連面對市民的胸襟也沒有，又如何談溝通呢？便是硬銷現時的政府方案，不僅是硬銷，還推出很多我稱之為"洗腦"的宣傳片，早晚播放。

梁美芬議員剛才說，民主派提出辯論中止待續議案，是因為民主派害怕。

主席，我覺得很好笑，如果梁議員真的不了解我們的觀點，或許我可以重新說一次。我們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是因為原議案提到的"一地兩檢"、"三步走"等完全違反《基本法》，是違憲的，是會將香港的"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斷送的。

我們提出辯論中止待續議案，是因為我們尊重市民、尊重議會。市民對"一地兩檢"方案的意見，至今仍然沒有途徑可以反映。如果議會不提出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只會淪為假諮詢的舞台。大家心知肚明，在建制派壟斷議會的情況下，無論我們如何反對政府"一地兩檢"的方案，不管我們的理由如何充實、論據如何具說服力，但是專橫的、漠視民意的政府，是一定能夠令這項不具約束力的議案獲得通過。毋庸置疑，這是事實。不過，我們要問，通過之後又如何呢？政府持着這份假共識的方案，接着便可以大條道理地說，"一地兩檢"方案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和同意，符合香港利益等，這些歪曲事實的說話，我們將可聽得到。不過，事實是怎樣的呢？我們認為政府漠視民意、漠視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將這些原則完全拋諸腦後，然後可以十分安心地進行其"三步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哪裏呢？所以，我們認為中止辯論並不是左閃右避，而是為了香港市民的利益，我們要向市民負責，然後才能履行議會和議員的職責。在座多位官員和一眾建制派議員經常口口聲聲說要尊重《基本法》，將《基本法》視為至高無上的寶典。不錯，這是應該的，我當然也尊重《基本法》，我身為議員，也尊重《基本法》作為憲法的基礎。不過，事實上，有些問題我們不得不注重，便是《基本法》作為一份憲制文件，不能隨便被人凌駕和扭曲。"一地兩檢"明顯是凌駕和扭曲《基本法》。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必須釐清。

它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的條文外，即是"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凡列於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除此之外，它亦違反第二十二條，即"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此外，除了這兩個點，我們現在不斷在爭議，究竟它能否符合《基本法》呢？再者，《基本法》第二十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當中說的"其他權力"是否便是將西九站出租，放棄了西九的司法管轄權，容許內地人員在香港範圍之內實施內地法律？這做法是否跟第十八條和第二十二條有所抵觸呢？

我希望政府不要做出一些誤導市民的事情，也希望政府能夠向市民清楚交代。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雖然人大享有釋法的權力，但如果強硬推行"一地兩檢"，利用釋法手段，借用《基本法》第二十條，在香港引進全國性法律，這種行為除了對香港司法制度造成極大深遠的傷害之外，最嚴重的影響，就是會抵觸"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治港方針。說到底，更令我們無法接受的，也是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便是必須尊重《基本法》的憲法精神。

主席，雖然現時這項議案不具約束力，但特首"林鄭"已經表明，不排除在議會辯論"一地兩檢"方案時，同步啟動"三步走"程序。

我希望政府懸崖勒馬......

主席，我發言反對由毛孟靜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主席，陸頌雄議員引述我們的民調，但他發言的內容不盡不實，因為他根本沒有弄清楚民調內容的次序，就自行編造一個次序，說我們誤導。民調的第一條是"你是否支持政府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我想請問陸頌雄議員，這樣的提述有哪個地方誤導、不中立？然後，我們由此作基礎，引申其他查問，這是很正常的民調方法。

回到此項討論，我的發言是支持毛孟靜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主席，大家想想，政府今次所提出的做法，是關於"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而背景關於甚麼呢？

但是，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在處理高鐵超支延誤的時候，席上所有同事在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或相關的調查小組也好，均曾不斷追問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究竟"一地兩檢"方案的安排是怎樣？我複述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在6月17日的說話，他當時預計"一地兩檢"安排會參考深圳灣先例，不過內地官員執法權或只限於技術範圍及特定區域，例如邊檢、安檢，香港人無須"自己嚇自己"。6月18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表示，西九龍站"一地兩檢"仍未有具體方案，不過相信方案只涉及內地人員在西九龍站進行清關工作。這兩個例子說明在6月30日之前，特區政府仍然未公布西九龍站"一地兩檢"方案讓公眾進行討論，現時又如何談得上已經有詳細討論呢？事實上，這兩個例子很清楚指出，儘管政府有意向，但當局還是向公眾表達，意思是要市民不用害怕，即使這樣也好，所說的只是邊檢、安檢等問題，是與清關有關的實際需要，絕對不是政府今天所說，要賦予內地口岸區執法人員擁有全面刑事執法權，說兩者絕對不同。

這當然牽涉到實質經濟效益的考慮，但這是有代價的，就如袁國強司長所說，我們要通過《基本法》第二十條的過程，把香港西九龍總站地庫的其中兩層視為內地口岸區，然後讓中央政府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讓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視為內地口岸區的地方實施，以執行相關的內地法例。主席，當我們想到這個概念，大家真的就會擔心及憂慮。

事實上，如果確認了"視為"這個概念的話，即代表我們可以把香港某些土地視為一個內地的地方，實施內地的全國性法律。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是否與《基本法》第十八條有所矛盾呢？這個矛盾引申的結果和後遺症，正是很多市民大眾擔心的地方。

剛才指出了，在經濟效益上，它要提出一個比較點，要提供具體的資料。事實上，按照特區政府提交的文件，差不多85%的高鐵乘客也以短途旅客作為主軸，以深圳或廣州作為目的地。如果按照現時高鐵"八縱八橫"的全國性網絡來說，相當不少比例的全國性長途客其實都有需要、有必要在真正的樞紐站轉車。

這些數據正正關乎整個社會在討論高鐵事件期間，在經濟效益上所作的考慮，也是需要放在我們眼前的東西。另一方面，當然，這方案牽涉到"一國兩制"和"一地兩檢"之間的矛盾，而有關這方面，我至今仍未聽到合理答案。因為，如果這個答案，最終是像袁國強司長所說般，指我們可以放心，一定不會有司法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那麼很自然地，可能會像司長所言般，不會有問題。這純粹是在法律上，基於人大常委會本身作的決定對香港法院的判決有約束力，繼而引申的結果。但是，這並不代表"一國兩制"的實施，在這種狀態下不會受到影響。事實上，如果大家仍記得，《中英聯合聲明》是英國政府當時將整個香港交還中央政府，作為回歸的安排，在這個回歸的安排中，通過《中英聯合聲明》確立香港實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然後按這基礎來實施於香港內的所有行政、立法安排。但是，在今次這種處境下，其實很明顯與《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事情和所作的安排有所衝突和矛盾。有關的衝突和矛盾，我當然沒有本事在這裏評論對錯，但大家不可以排除，這是很多香港人的憂慮所在。對於這個憂慮，特區政府是否不需要做任何事來解開這個結呢？如果這些結一直不解，是否影響林鄭月娥經常說的工作目標，即希望能夠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希望能夠修補社會撕裂，希望能夠重建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如果是這樣，立法會對這項議案中止待續，是否正好給予特首時間，讓她可以就這事件展開真誠的全面諮詢，從而令公眾信服。我想大家不會有異議的是，高鐵這全國的網絡，客觀上如果能在不違反"一國兩制"的前提下而能夠有所安排，令"一地兩檢"可在香港實施、執行，可達成這樣的話，大家一定鼓掌，但問題是，至今仍有疑慮的人始終為數不少，即使是政府的民調或大學的民調也顯示，接近三成市民對這課題持有很大疑問。在社會上有這麼大比例的市民大眾有疑慮時，政府是否不用處理呢？另一方面，由於這項議案並無約束力，而特區政府提出這項無約束力議案的原因，很明顯是希望通過議案的結果來成就自己，以期獲得議會通過議案，從而予人一種感覺，令政府在憲制上好像得到大多數議員支持。

我不想說太多有關香港政治制度的問題，但政府面對的不單是議會，特別是在立法會這種組合裏，有這麼多偏頗的情況，政府更需要有辦法、有信心面對整個社會。特區政府會否這樣做？如果特區政府不會這樣做，我們又如何談得上改善特區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甚至進一步改善中港矛盾和關係呢？我十分記得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曾說過，今次西九總站實施"一地兩檢"的要求並非來自中央政府，換言之，這並不是"硬命令"。這要求不是"硬命令"的話，其實正好留下空間予特區政府處理相關問題，尋找社會上最合理的大多數共識。

政府要感謝天氣，感謝地硬，這樣才能令高鐵工程延誤和超支，令大家可以讓政府拖拉至今時今日，拖拉至新政府上台才提交這項最新的"一地兩檢"方案。否則，整件事可能放在梁振英政府的手上，在2015年8月便要推行，因為按照原來計劃，當時已經要通車，亦不需要陳帆局長今天回答眾多疑問。所以，我說政府要感謝天氣，感謝地硬而引致高鐵延誤和超支。但是，這正好反映政府欠整個社會一個清晰交代，即為甚麼整個討論並非在2015年8月便交代"一地兩檢"安排，而是直至今天才提出這個方案？難道政府知道高鐵會超支和延誤，所以政府在2015年8月前也不用妥善準備這份文件，向公眾交代，而等待至2017年7月，政府才表示迫在眉睫，高鐵要在2018年第三季通車，所以沒有時間讓我們考慮更多不同選項？甚至基於這原因，中央政府將福田原先預備妥當的口岸剔除？

代理主席，我相信，毛孟靜議員今天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提出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實在是用心良苦，特別是當我注意到，時間很快便即將達到今個小時的45分鐘，我便更加體會到她的用心良苦。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種人性關懷，大家可以本着作為同事的精神，在互惠互諒、互相尊重、互相得益的前提下，希望建制派同事可以支持毛孟靜議員今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讓大家無須每次要等到分針指向45才可釋放，而是真正能夠盡快釋放。代理主席，接下來我的發言會分為兩部分，闡述為何我們會支持這項中止待續議案。首先，我們先討論為何議會會存在中止待續議案這項程序。很多社會或國家的議會也會把議案暫停辯論，讓政府或相關部門可向議員提供更加詳盡的資料，讓議員不論是支持或反對，也有充裕時間和資料辯論議案，而在香港，這項程序就稱為"中止待續"。那麼，在中止待續後，亦不等於我們最終一定要支持或反對。我相信在陳帆局長的帶領下，如果我們成功通過中止待續議案，他亦一定會盡責地把更多資料提供給民主派議員，而我相信政府亦一定會用功說服我們，使未來日子中，會有更多人支持政府。如果屆時透過陳帆局長的努力，政府獲得了民主派全體議員的支持，方案最終沒有人投下反對票，大家試想想，屆時就可以做到真正的和諧社會。屆時，我們的特首上到北京，便更加有力量去展現出她的能力。

如果政府已提供足夠資料，民間就不會有這麼多疑慮。事實上，我們對政府一個最大的問號，就是它現時提供的資料嚴重不足。先不談遠的事情，一宗最近新鮮熱辣發生的事情，就是議員今天也提到的一篇傳真社報道，當中指出內地執法人員一般不會在西九高鐵站過夜，但傳媒昨天便揭發，站內竟設有一個名為"口岸辦保安員宿舍"的設施。就此，運輸及房屋局亦很有效率，很負責任地澄清，指出該房間只是保安員休息室，但對於這個如此重要，關乎"一地兩檢"實際操作的事情，卻很不幸地，我們是要透過傳媒揭發及偵查報道，才可以水落石出。那麼，我們又如何確保在未來的日子中，會否有些更重要或更牽涉《基本法》的事情，又或是一些關乎"一地兩檢"的細節，是政府未曾向立法會交代，我們是要透過傳媒揭發或查詢，才可以獲得進一步披露呢？

代表九龍西的梁美芬議員剛才代表九龍西居民大聲疾呼，指九龍西的市民多年來備受高鐵地盤封路及噪音影響，所以他們也熱切期待"一地兩檢"可以盡快落實。梁美芬議員所說的可能是事實，塞車的確會對當區居民造成很大困擾，但明顯地，代理主席，這是一個"乾坤大挪移"。塞車和"一地兩檢"之間的邏輯關係在哪裏呢？

工程是要繼續進行的，而塞車和噪音是由於高鐵站工程所引起。

代理主席，楊岳橋議員剛才引述我的發言，將我的意思曲解成"一地兩檢"安排可以解決西九龍交通擠塞的問題。我認為我的發言被曲解了，因為我提到西九龍居民是......
梁美芬議員，根據《議事規則》，如果你認為楊議員發言的部分內容誤解了你，而你想澄清，我可在楊議員發言完畢後讓你澄清。
代理主席，不是由我澄清，我要求他正確引述我的發言。

楊岳橋議員，梁議員要求你澄清她被誤解的部分。你可以選擇澄清，亦可以選擇繼續發言。楊議員，請你繼續。
多謝代理主席英明引用《議事規則》。當然，我亦很感謝建制派議員這麼關心及緊張我的言詞。雖然我覺得我亦有空間，讓梁美芬議員澄清她剛才要求我澄清的言詞部分，究竟她說我經常斷章取義，能否試列舉之？如果她能引用一些具體例子，以教育我，可能有助我以後能夠避免重蹈覆轍。不過，正所謂議會時間如此寶貴，我們無謂斟酌我究竟有否斷章取義梁美芬議員所說我斷章取義她所說的話。我們不如返回今次的辯論，可能對大家更有裨益，代理主席。剛才我們在討論究竟應否支持毛孟靜議員今次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時，亦說到香港社會對於"一地兩檢"的態度。正常來說，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法案/議案，無論有多好，都應該經過公眾諮詢或業界諮詢。代理主席，正如大家都同意，諮詢能夠了解社會對某些法案或議題的一些態度和立場。我們人人都是正常人，每天只有24小時，只有兩隻耳朵，沒可能聽到所有意見。所以，如果由政府運用公家資源，去了解市民的看法和立場。無論意見只有兩句，還是洋洋灑灑的千字文，先由政府整理，然後向我們匯報，我們便會更清楚了解香港人真正的想法。當然，代理主席，現在的問題是，西九"一地兩檢"是因為政府沒有進行正規的公眾諮詢。現時政府只是引述數個民間組織做的民調，表示大多數香港市民支持"一地兩檢"，便將相關議案提交立法會。代理主席，我本人並非民調或統計學的專家，我亦無意在這裏判斷哪個民調可信，哪個民調不可信。

代理主席，如果我們無視資料不足、不齊全的事實，而仍然去討論相關議案。我相信，是對不起我們的選民及廣大的香港市民。此外，代理主席，我們也要看看與高鐵相關的持份者的立場。例如前律政司司長，特區政府成立後的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她全力支持"一地兩檢"，但是，大家都仍然記得，她不久前曾經說過"不如炸掉高鐵站"。當然，她隨後亦有澄清——這點沒有斷章取義——因為梁愛詩女士後來說"炸掉高鐵"這個論調，其實只是說笑。連地位崇高，我相信在席每位建制派都必然恭敬幾分的梁愛詩女士，都尚且會就這番言論是說笑。政府今天說48分鐘到達廣州，又難保同樣獲得尊重的陳帆局長，會否在數個月後又走出來說這個其實是說笑？建制派搬出居民，又搬出朋友，說他們支持"一地兩檢"，數個月後，又會否說人物是純屬虛構呢，代理主席？說到前高官，當然我們亦都不能忘記的，就是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她曾經說過："沒有'一地兩檢'，不等於沒有高速"，"現在北京、上海，當然它們是大城市，有自己的口岸，其他城市可以用其他方法，會不會有一個比較折衷的方法呢？

今時今日，我們聽到陳局長所說的，與當天聽鄭局長所說的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不希望在十年八載後，拿出陳局長今天所說的，屆時又說與事實不符，這亦是為陳局長好。所以，代理主席，既然如此，我們何必急於一時，何必急於一刻呢？比較好的做法，當然把事實擺出來、說清楚，讓大家安心。代理主席，我想在演辭的第二部分，就"無約束力議案"幾個字討論一下。政府這次以無約束力議案的方法，將"一地兩檢"方案提交立法會辯論，首先，我們要研究一下何謂無約束力議案，以及政府為何在正式提交"一地兩檢"的相關法案前，先來一次無約束力的議案呢？

但是，這有其好處，就是讓議會有機會就施政、政策或某種議題促請政府做某些事，或向政府表明議會的立場。例如立法會每星期也在議程上——如果市民留意一下——最後便是無約束力的議員議案，議案措辭大約是："本會促請政府......

"，以表明立法會對於某項議題的看法，讓政府知道將來如果提交相同議題到立法會時應如何處理。但是，政府提出無約束力議案又所為何事呢？我們不妨溫故知新，上次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無約束力議案已經是15年前的2002年，當時政府趕着推行高官問責制，向立法會動議......

我認為楊岳橋議員對於《議事規則》和程序的論述太多，與中止待續議案好像有點相距。
楊議員，我想提醒你，你是第十七位議員就是否支持毛議員提出的辯論中止待續議案發言，請你不要詳細論述背景資料、其他議員已經提述的內容，以及談論當局提交無立法效力議案的安排。

多謝代理主席提醒，更多謝何俊賢議員有如昨天一般那麼關心我的演辭，亦多謝他的提醒。不過，我亦想提醒何議員，在議員作出論點和論述時，不將背景資料拿出來以協助自己，那麼我們又辯論甚麼呢，代理主席？不過，我知道代理主席的提示，我亦會跟從代理主席的提醒。說回上一次，市民有需要知道政府上次提出無約束力議案是何時，便是15年前。上次提出過，效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究竟高官問責制是否那麼有效順暢？

代理主席，在這裏容許我引用一位專欄作者的文章，"無約束力議案的作用，是讓議會就某一議題表態。如果政府是民選的話，議會的這把聲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聽。而回歸以後，政府只曾三次提交無約束力議案給立法會審議，目的，就是藉此獲得議會的授權——無約束力議案，一般傾一兩日會就能完事，非常快靚正。"代理主席，這位作者的文筆雖然不是特別好，但其觀點我是完全同意，亦正正因為這樣，是我支持毛孟靜議員提出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的最大理據。不過，我希望在我結束引述這段文章後，在我的演辭結束前特別申報一下，剛才這位文筆不太好的專欄作者是本人楊岳橋。

邵家臻議員，請發言。

梁議員，你要求我根據《議事規則》第383條，容許你就先前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作出澄清，這是正確的。

梁議員，請講述你先前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
那部分正正是很重要的，因為楊岳橋議員曲解了我的發言，指我們認為實行"一地兩檢"能解決高鐵工程所造成的交通、噪音和污染問題，但當中的關係並非如此。當中的關係是，西九龍居民長期忍受高鐵工程施工的影響，是非常希望高鐵2018年通車時，可實行"一地兩檢"，令他們能夠享受高鐵最高效益。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我們從"一地兩檢"討論至"割地兩檢"、"內地兩檢"和"兩地兩檢"，當中有很多不同方案，有不同利弊，也有很多需要澄清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直要求進行公眾諮詢，讓我們有更多時間，讓更多人可以表達意見。特別是施政報告內曾提及與青年同行、青年發展委員會、加強與青年人溝通、青年議政、論政、青年人參政、對青年人的期待、開拓視野等。這些全部均告訴我們，我們要廣納更多不同意見，特別是平常較少聽到的意見。不過，很可惜，很多議員已經提及，陳帆局長拒絕跟大學生見面溝通和對話。我支持毛孟靜議員提出中止待續議案的第一個原因，是認為為何不進行公眾諮詢，便武斷討論呢？我留意到特首林鄭月娥今天的一番言論，她說立法會如果下周仍然未能通過"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政府不排除同步啟動"三步走"程序，落實"一地兩檢"。我想特首林鄭月娥提出這種說法或恫嚇，可能因為朱凱廸議員昨天突擊成功，用《議事規則》第544條擾亂了政府的部署，擾亂了威權統治的政府的部署，所以特首林鄭月娥"發爛渣"，兵行險着，同步啟動"三步走"程序，落實"一地兩檢"。如果真的是這樣，我感到相當有趣。學理上有一個概念是"責備受害者"。

有一句諺語是"生在籠裏的鳥認為飛翔是一種病"，可能大家已經習慣被扼頸或掌摑，所以不認為她現在的動作如何野蠻和粗暴，反而怪責一些願意反抗、願意提出異議的同事或團體。代理主席，我支持毛孟靜議員中止待續議案的另一個原因，便是因為我不希望再在一些謊話中糾纏。

有關說法引證政府提出"一地兩檢"這項無約束力議案與"三步走"程序根本無甚關係。政府只是想利用立法會製造假民意和假授權。如果政府想認證"一地兩檢"是否具民意基礎，便應該立即展開公眾諮詢，落區與市民討論和收集民意。我也留意到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今天就特首"林鄭"提出不排除同步啟動"一地兩檢""三步走"的回應。他提出立法會在2010年進行辯論時，已經有相當民意，諮詢很多市民。但我翻查紀錄後發現，當時仍是立法會議員的湯家驊亦表示，《基本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和第十八條均訂明，香港自行管轄社會治安、行政和法律，因此，在憲法上，不可能實行"一地兩檢"，即是實行"一地兩檢"是違憲的。

威權管治說的是法庭如何配合政府進行一些操控，再進行一些社會控制。但今天更進一步，不僅是關於法庭的事情，可能是關於議會的事情，便是如何透過要求議會配合來進行一些社會操控和社會控制。代理主席，我們面對着這些謊言、威權、不尊重年青人意見的情況，這邊廂說要與民共議，另一邊廂卻自把自為。在這種霸道之下，我真的找不到理由不支持毛孟靜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我再次重申，我支持毛孟靜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現即將有關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的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我對此表示支持。

最近議會對修改《議事規則》或"一地兩檢"的討論，皆觸動了大家很敏感的神經，令人非常關注。確實，兩方的意見也非常極端：這一邊的意見認為"一地兩檢"一定要通過，另一邊的意見則認為"一地兩檢"絕對不能通過。從《基本法》的角度來看，《基本法》的條文特別是第十八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外，不能在香港實施。而且，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有關國防和外交，以及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此外，《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四條亦訂明，香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所以，同事當然會明白為何"一地兩檢"如此富爭議性。我相信大家也明白，為何這邊的同事對於"一地兩檢"如此在意，因為他們跟我一樣，認為《基本法》的條文寫得十分清楚，要如此運用《基本法》第二十條，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實施"一地兩檢"，我們認為此做法不妥當。即使《基本法》第二十條訂明可以這樣授權，也不代表可以違反《基本法》的其他條文。剛才很多建制派同事說，這邊很多議員不喜歡內地，很多時候不願意回內地，也不對內地的事感到有任何興趣。

我曾經由深圳北乘坐高鐵前往武漢大學，到那裏授課。我們並非如你們說的那樣，完全不知道高鐵的好處，並非完全不理解或不嘗試明白高鐵的發展。這邊的同事對於《基本法》條文，在字面上的理解，是十分清楚的。

因此，我們必須提述我們的論點和提出反對。因為如果你說可以在香港劃一個圈，然後在該處不實施《基本法》，令香港人本身在《基本法》下擁有的法律權利和保障完全消失，這確實是一件大事。我們反對"一地兩檢"絕對不是——最少我代表我自己說——不是出於對內地有很大的負面看法，又或因為我們認為高鐵是怪物，凡是有關高鐵的便無論如何也要反對。而是因為《基本法》的條文是如此訂明，而當年通過撥款時，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真的說過會考慮其他方案："兩地兩檢"或"車上檢"。

當然，有人會問，如果真的就"一地兩檢"進行公眾諮詢，那麼《基本法》的問題或方案所衍生的法律問題是否便會消失呢？

很可惜，政府選擇一步跳到現時的"一地兩檢"方案，而且採取在法律上非常極端的做法。無論看美國和加拿大的所謂"一地兩檢"方案和做法，或美國和愛爾蘭的"一地兩檢"方法，甚至英國和法國之間的"一地兩檢"方法均不是這樣的。例如，在愛爾蘭要進行美國的"一地兩檢"，愛爾蘭政府不會令其人民失去該國憲法所授予的權利和保障。

但是，大家看到香港的"一地兩檢"卻是，當你走到西九龍區總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地方，進入內地的部分時，你將完全受到內地法律的監管，而《基本法》給予的保障亦會完全消失。其實很多香港人也關心，即使政府強行通過方案，亦最低限度要解釋清楚，在我們走進這地區，上車之後，當香港的法律和《基本法》不再適用時，那麼適用於我們本身的法律，會受到甚麼影響？到時，很多事也可能會發生，如果發生意外，如果有人觸犯內地法律而不自知，或不論甚麼原因，例如有乘客在西九龍總站被人逮捕，究竟對於他們相關的法律規範會有甚麼影響？

這些香港人一貫抱有的權利概念，到時均會變成泡影。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明白，這些並非憑空想象出來，無中生有，完全沒有根據的顧慮。

我希望大家先聆聽他們的顧慮是甚麼？我當然也樂意聆聽。若有人解釋為甚麼高鐵一定要"一地兩檢"或為甚麼不能採用其他方案，我也願意聆聽這些意見。

這麼多年來，我們一再詢問司長和局長，多次查詢究竟會在何時落實"一地兩檢"的方案？或有否其他的方案可以考慮？其實大家也問過這些問題很多次，我相信政府也花了很多年時間研究，但為甚麼政府不能說出來？今屆政府說要與民共議，特首林鄭月娥也表示會推動檔案法。其實，檔案法的原意或原則，是要確保政府透明、負責任、和接受問責。政府現時有這樣的信念或信息傳遞給香港人，那為甚麼政府不願意進行公眾諮詢呢？
各位議員，我要提醒大家，本會現正就毛孟靜議員提出的辯論中止待續議案進行辯論，至今已有17位議員發言。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毛孟靜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換言之，我們要中止辯論政府提出的這項有關"一地兩檢"安排的無約束力議案。首先，我認為"一地兩檢"安排議案所提到的方案違反《基本法》，而一項違反《基本法》的議案絕對不應該在本會提出。第二，我認為政府在提供有關該議案的資料時不盡不實。第三，我認為政府現時披露的資料並不足以讓我們全面討論"一地兩檢"方案。我接下來會解釋我的立場。就着第一點，我認為政府提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方案違反《基本法》，這一點已獲得不少法律界人士認同，他們更對此表示極度憂慮。法政匯思是一個我非常尊重、敢言的法律界組織，該組織在其陳述書中很清楚指出，政府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明顯並直接違反《基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九條，我選擇就其中3條作出闡釋。

《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香港原有法律繼續生效，而全國性法律皆不能在香港實施，但列於附件三者除外。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直轄市均不得干預特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政府在特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必須遵守特區的法律，這是很清楚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即使是國家行政機關也須由全國人大設立，並向全國人大負責，接受監管，而《基本法》更業經全國人大通過。所以，《基本法》不單是香港的憲法，更是中央政府行政機關亦須遵守的全國性法律。即使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機關，也不能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可是，特區政府現在竟然提出這樣的一個方案，要在香港某一地帶即西九龍站劃出一個地方，以便在該處作出違反《基本法》的安排。第二，我剛才已提出，政府就整件事情向公眾披露的有關西九龍站"一地兩檢"方案的資料，一直均是不盡不實。《眾新聞》剛剛作出了相當詳盡的報道，比對在這10年間，政府就"一地兩檢"安排所披露的公開資料是如何的前言不對後語。

有否內地部門參與？小組是在何時決定實施"一地兩檢"安排？

當局以往曾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表示，任何具體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的方案，一定需要得到社會上同意。當局一定會向社會交代，亦會讓社會有充分機會表達意見，但為何現在卻是零諮詢呢？

主席，我剛才正說到第二點，政府提供資訊不盡不實。正如《眾新聞》指出，在2016年2月24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已把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設置布局方案，正式轉交特區政府。

這個方案甚至早已提交政府，至2016年6月27日，當時的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仍表示仍在和內地商討有關方案，"在訂出任何具體計劃之前，不宜披露任何詳情"。政府由2008年甚至更早之前，已開始與內地展開雙方會談，商討這件事，很多組織架構已建立了，卻一直不說；具體方案有了，也不透露。然後至今年2017年7月25日才向公眾披露，做法是否不夠老實？

據報，該會的相關委員會也認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未必可以授權特區政府自行放棄《基本法》的任何條文。他們亦高度懷疑，如果把西九龍站內的內地口岸區視作香港以外的範圍，是否不違反《基本法》第八、十八、十九及二十二條？就違反《基本法》的顧慮，過去政府披露的資料不盡不實，大律師公會於是在今年10月19日發表聲明，"促請政府及時向公眾提供'一地兩檢'安排下'三步走'建議的詳情，致使公眾能就相關法律及憲制議題進行恰當、有建設及理性的討論"。但是，政府有否透露過詳情？今年10月19日大律師公會已促請政府提供更多資料，因為根本沒有足夠資訊供大家討論。

現在有人質疑，即使以經濟效益或成本效益的角度看，方案也很差劣，政府又不解釋清楚，只是匆匆要求議會立即通過這項議案，甚至連通過議案也等不了，"三步走"要變成"偷步走"。有冇搞錯？這樣的一個特區政府，連同我們幫政府忙的議員，都只想盡快通過議案便算了事。

《基本法》維護香港人的基本權益，不能被這個特區政府及建制派肆意破壞。

主席，由昨天到現在，我們花了一天時間，基本上只在議會內討論是否要就一項法案成立法案委員會，本來是如此簡單的事情，但居然因為某位議員"突襲"，而爭拗了足足一天。客觀的事實是時間被拖延，討論"一地兩檢"議案的時間被拖延，被阻礙。主席，我們經常說，如持有預設立場，基本上是要拉倒某個項目，這樣就真的叫作"政治說明一切"。反對派過去到現在，聽來聽去都是一味"靠嚇"，就是一味抹黑"一地兩檢"安排，只是不斷嚇香港人，唯恐天下不亂。

主席，多謝你，我當然會針對議題發言。

是否到了這一刻，反對派也要煞停、拆掉高鐵才開心呢？主席，我剛才聽到楊岳橋議員說，政府與建制派說的話，說完會變，因為他們的說話不盡不實，過一會便會變。我真的想說，為何他不擔心民主黨林子健編故事欺騙人，誣衊內地政府，搞出"釘書機事件"，被警察拘捕，現在候審......
主席，規程問題。我剛才提過，有一些案件在審理中，不是不能夠提及，不過，如果範圍涉及到不適當的地方，可能要主席裁決或指出相關範圍。我希望主席留意。

主席，我會小心點提及"林子健釘書機事件"，這事件涉及誣衊的手段，又會否影響到香港的聲譽？我不知道楊岳橋議員會否擔心，或是他會否擔心自己最初都走出來撐林子健，但當警察拘捕他後，他再不出來撐......
不好意思，主席，我不是想打斷周浩鼎議員的發言，但如果提到誣衊，我認為似乎要稍為小心，主席，因為案件在待審之中。

主席，我已經說完"林子健釘書機事件"，希望大家明白這個道理。主席，我想提出的是，反對派經常說要詢問一些細節和資料。當然，詢問資料、詢問細節、了解情況，這種態度是應該的，亦都應被接受。但是，主席，如果提出問題及索取資料的目的，是要拖延時間及要拉倒一個項目，這個態度便真的不正確，真的是罔顧香港的整體利益。

主席，我想提出的是，第一，公道一點來說，這是否違反《基本法》呢？這真的不是反對派議員在此表達一兩句話就可以下定論的，其實真的應該由法庭處理，而我對香港的法院很有信心。我知道較早前有一些案件正申請司法覆核，不排除法庭將來可能有機會處理有關的司法覆核個案。我真的想問，反對派怎能夠如此武斷，不停的說"一地兩檢"的方案是違反《基本法》？

既然如此，主席，我有責任提醒大家，大律師公會是很公道的，大家看到它最近在10月19日發出的聲明說得很清楚，只希望政府提供更多關於"三步走"的資料，讓公眾討論。對於"一地兩檢"的方案有否違反《基本法》，我知道大律師公會在聲明公開指出，它沒有下任何定論。我想它很清楚知道，最終真的應該由法院作一個決定，而不是由一群立法會議員不停說"一地兩檢"的方案違反《基本法》，就是真的違反《基本法》。同時，我亦要說清楚，提醒反對派的同事真的不要經常誣衊別人，因為這樣做有時候會有反效果。我特別想提到的是，就郭榮鏗議員對於大律師公會所作的一些指控，說它偏幫政府，大律師公會在10月19日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反駁郭議員，要求他小心其言論......

多謝主席。我只是重申，大律師公會的確在10月19日發出聲明，反駁郭榮鏗議員。

主席，我的發言是反對毛孟靜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我認為我們應該切實地繼續討論"一地兩檢"安排，以及當中的細節，我們應該對此項無約束力的議案進行切實的討論，然後政府稍後就會進行"三步走"。我衷心希望高鐵能夠在2018年第三季如期通車，讓市民較方便地往返內地，不要被反對派剝奪市民快速往返內地的機會。我衷心希望高鐵能夠在2018年第三季如期通車，讓市民較方便地往返內地，不要被反對派剝奪市民快速往返內地的機會。

主席，我想就毛孟靜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動議的議案提出一些看法。其實，大家不要誤會我這邊廂一些同事的看法，對於鐵路，我個人是相當歡迎的，亦經常乘搭各地的高鐵，包括法國高鐵、日本高鐵、內地高鐵和德國高鐵。

我們是要有知情權的，當然亦包括現時政府提出的"一地兩檢"究竟有何好處或壞處和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我們知道外地有進行"一地兩檢"，而政府在其廣告宣傳中，也提到"一地兩檢"在世界很多地方實施，包括深圳灣，但深圳灣的地理位置與西九現時的地理位置絕不相同。

我要提出數個不同的情景，希望袁國強司長或其他官員可以解說一下會如何處理這些情況。

我多提供一些例子，因為我認為官員未必曾思考這些問題，要是他們未有思考過這些問題，便可能在執行上出亂子。

主席，這便是癥結所在，連法庭也未能預見的問題，其實是有可能出現的。我再舉最後一個例子，主席，請你容許我提出這個很簡單的例子。有一名乘客在內地口岸因為天花下塌而死亡，這是一個保險的問題，但也涉及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問題，共分為3個問題。如果說保險賠償是依據香港法例，便沿用香港法例，這是第一個層面，但民事責任應該依據香港還是內地的法例呢？

可能內地執法人員也未必明白。究竟法庭審理這些案件時，該怎麼處理？

剛才很多同事已就支持中止待續議案的理由發言，其實我的論點也可能相同，但我的分析卻可能不同，希望主席有點耐性，聆聽我的發言。我支持中止待續議案的原因，第一，政府今次在西九龍站設置"一地兩檢"的做法很倉卒，亦很不成體統和光彩。政府表示自己已就這事宜說了很久，剛才很多同事已"翻舊帳"，亦有很多媒體近日也開始"翻舊帳"。其實政府這麼多年來就西九龍站或高鐵的安排都是顧左右而言他，就立法會過去一直的追問，都沒有給予準確、真確的答覆，直至今天政府依然保持這種態度。

立法會應否讓政府、行政機關這樣予取予求，然後向立法會提出所謂的無約束力議案，在這裏取得所謂的民意，接着做其心目中想達致的政治目的？這是其中一個我反對政府這樣做的原因。主席，除了鄭汝樺的說話外，翻看資料發現，原來政府不單有一項資料誤導我們。

主席，我認為政府的整體安排十分荒謬，明顯有欺騙市民的嫌疑。

我也非常歡迎她這樣做。如果政府透過市民大眾參與並表達意見的方法來證明我是錯誤的，政府"KO"我們，我心甘情願。我們只是希望政府在程序上公道些，在過程中提供多些資料，但這樣也變成奢求，甚至在官方的眼中可能是乞求。我希望提醒陳帆局長，我在暑假前的一次會議曾問他，為甚麼他表示現在的安排等於深圳灣模式。

事實上，現時方案也有很多種，坐在我前方的陳淑莊議員立即回頭看我，好像我忘了提及她似的，她是"一地兩檢"關注組的召集人，她可能有些專家組織正與政府討論，提供很多不同的方案，包括我剛才提及在福田站"一地兩檢"，甚至"兩地兩檢"或"車上檢"等這些是政府過去也有提及的方案，我不明白為何不可以有較理性的討論，不論是大辯論或小辯論，大家坐下來討論。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覺得讓政府在今天輕輕鬆鬆通過這個無約束力議案，然後以此作為民意的代表，說有很多人支持，真的說不過去。主席，所以我必須支持中止待續議案。事實上，政府在數據上並非如此佔上風。

但是，後來情況逆轉，基於我們不斷追問，政府亦無法解答我以至其他同事提問的資料，民意便有所逆轉。

主席，我覺得政府這次做法實在過分曝露底牌。主席，我會稍為引述一些數據，從而證明我支持中止待續議案是正確的，我怕你說我離題。

很奇怪，數個月來，政府好像玩撲克牌的術語"二仔底"般，不敢說，不敢揭底牌，甚至不敢回應那一點。我百思不得其解，在眾多問題下，我們怎能夠讓政府輕輕通過這項無約束力議案呢？所以，我支持中止待續議案。主席，最後一點，剛才也有同事提及，我本來想引述《基本法》的內文，因為沒有議員引述，可能有些市民不知道，不過算了，我簡單說。最後一點既是法律問題，也是邏輯問題。關於法律角度，早前有些律師背景的同事已說過，我不多說。

之前的條文皆沒有意義了，全國性的法律除列明的國防和外交，又或在附件三所指明的之外，不應在香港實施，但只要你引用第二十條，原來甚麼也是說說而已，原來《基本法》是假的，是否要到如此撕破臉皮的地步呢？所以，主席，基於以上理由，我支持這次中止待續議案。